主席，據悉，去年10月1日國慶日及本年7月1日香港回歸週年紀念日的前兩天，有一些設於公共屋邨的議員辦事處在其門外懸掛國旗，以表祝賀。然而，房屋署基於接獲投訴，指令該等辦事處將國旗除下。

特區政府有責任保障國旗及國徽的正確使用，以維護國旗及國徽的尊嚴，同時鼓勵市民在適當場合使用國旗及其圖案，以表達愛國情感。正由立法會審議的《2021年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中，弁言第二條亦訂明"一切個人和組織都應當尊重和愛護國旗及國徽，並在適宜的場合使用國旗及其圖案"。就議員的質詢，經諮詢運輸及房屋局、民政事務局、教育局，以及行政署後，我現綜合答覆如下：一香港房屋委員會一直遵循《國旗及國徽條例》下有關懸掛國旗的規則及相關指引，處理議員或團體於公共租住屋邨範圍內懸掛國旗的申請，其中一項重要考慮因素是公眾安全，確保在屋邨範圍內懸掛的旗幟必須牢固固定，同時沒有對住戶或邨內途人構成滋擾及危險。就質詢所提及的事件，根據房委會紀錄，房委會曾於2021年6月下旬接獲有居民表示關注有議員欲於其辦事處對出的簷篷上邊緣位置懸掛國旗及區旗。由於該位置較近民居，而所設置的旗桿亦確實可能存在安全風險，因此在基於安全考慮的情況下，辦事處職員與議員辦事處職員商議並達成共識，將旗幟懸掛在議員辦事處門外，而事件最終亦獲得妥善處理。二及三特區政府一向鼓勵市民在適當場合正確使用國旗及其圖案，以表達愛國情感。任何人如欲使用國旗或其圖案，須確保相關使用符合《國旗及國徽條例》的相關規定，以及行政長官根據條例第3條及第6條所發出的規定，包括有需要時取得相關批准。有關使用國旗或其圖案的申請，可向行政署提出，而相關申請的詳情已載於政府總部禮賓處網頁。為增強市民的國家觀念和弘揚愛國精神，特區政府已積極推展國旗、國徽和國歌的宣傳推廣和教育工作，並會透過不同渠道和媒體推廣相關信息，例如製作政府宣傳短片及電台宣傳聲帶等，向市民簡介這些屬國家象徵和標誌的背景和相關使用規範，使市民明白如何適當地展示及使用國旗及國徽。而教育學生認識和尊重國旗、國徽和國歌，培養他們的國家觀念，亦是學校教育的應有之責。國旗、國徽和國歌的學習內容已蘊含於中小學學科課程，以及與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相關的全方位學習活動內。待《條例草案》通過後，教育局會就國旗及國徽教育事宜，包括每天升掛國旗及每周舉行升旗儀式等，向學校發出指示，以便學校落實有關要求，讓學生加強對國旗及國徽的認識，增強其國家觀念和國民身份認同。另外，教育局一直為學校提供相關資源和支援，包括製作不同學與教資源和舉辦研討會等活動，支援學界在現有基礎上教導學生認識和尊重國旗，以及鼓勵教師善用相關資源教導學生。市民如希望在公眾地方或政府建築物內展示國旗或區旗，須先向相關部門提出申請和遵守有關規定及相關法例要求。

另外，鑒於地區組織希望懸掛節日橫額慶祝國慶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紀念日，民政事務總署與地政總署亦已檢視現行安排並制訂相關程序，在路旁展示非商業宣傳品管理計劃下，預留地點讓地區或社區團體申請展示橫額。

如任何市民或團體希望對上述兩項安排進一步了解詳情，歡迎向各區民政處查詢。特區政府亦十分鼓勵市民積極參與相關計劃，並共同慶賀國家和特區的重要節慶日子。

環顧世界各地，每逢元旦或國慶日，很多時均滿街懸掛國旗。對於懸掛國旗，究竟政府是持鼓勵及支持的態度，抑或是認為這做法造成阻礙或妨礙的態度，這才是要點。我覺得主體答覆中指出的個案的資料其實亦不準確。首先，該辦事處前面是一塊空地，並沒有民居，其左右亦沒有民居，有關位置也不是一個繁忙的通道或存在安全問題。這種懸掛國旗的模式，其實在該辦事處已存在10多年，既然10多年來也是這麼懸掛，為何在這一兩年才被人投訴呢？就是因為這一兩年的政治氣氛，以及"黑暴"後有些人看到國旗便覺得礙眼，因此才會出現投訴事件。可是，由於我們沒有正式的指引，以致一些前線的房屋署管理人員在收到投訴後或會難以處理。

有關該宗事件的具體情況，以至房委會會否提供進一步的指引，或許我請運輸及房屋局的同事作補充。
主席，多謝黃國健議員的補充質詢。正如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國旗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代表着國家的權威和尊嚴，亦是市民表達愛國情感、增強國家觀念的重要方式"。所以，我們會極力促成和協助團體或議員申請懸掛國旗和區旗。在一般情況下，房委會會批准在公共屋邨的公用地方懸掛國旗或區旗的申請。但是，正如剛才局長亦提到，為確保公眾的安全，在公共屋邨範圍內懸掛的旗幟必須牢固，亦不會對於屋邨內的人構成危險；而申請的議員或團體需要向房委會提出申請，遵守政府在《國旗及國徽條例》下有關懸掛國旗的規則和指引。

但是，假如市民只是自己為了慶祝而懸掛國旗，而該國旗超越了他的房屋範圍，這樣是否要他提出申請呢？

其實，房委會一直遵循政府在《國旗及國徽條例》下有關懸掛國旗的規則和指引，處理議員或團體於節日在公共租住屋邨的範圍內懸掛國旗的申請。我要強調這是指公共租住屋邨內的公共範圍；如果是私人地方，市民在自己的室內懸掛，其實是絕對不需要申請的，所以蔣麗芸議員可以放心，市民無須填寫很多表格。房委會亦不會特定為懸掛國旗訂立其他規則。議員或團體如果想於節日內在公共屋邨舉辦一些活動，可以向房委會提出申請，遵守政府在《國旗及國徽條例》下有關懸掛國旗的規則和指引便可以。

其實，我們都經常在國慶日甚至回歸日懸掛國旗。我們多次提醒政府在處理國旗的問題上，最重要的是顧及我們懸掛國旗的心意。黃國健議員特別提出的個案所給人的感覺是，特區政府把市民的國旗好像處理垃圾般移開。其實，是否可以交由政府的一個研究小組，特殊處理被移開了的國旗？以前我們曾經試過在道路轉彎位的角落——我是說交通問題——懸掛國旗，政府便因為交通安全問題而把它移走。但是，如果政府有尊重國旗的心，把它移去一個存放處，便可以弄成一片國旗的旗海，這樣大家也不會怪政府。但是，特區政府在這件事情上處理僵化，跟處理點票程序一樣，這方面應該是要有彈性的。所以，特區政府會否成立一個小組，研究各個不同的部門，例如房委會、食物環境衞生署等，應如何處理尊重國旗這個問題？

首先，我想再強調，大家應該知道，今天下午我們的《條例草案》會恢復二讀，我們之前一直強調，其實國旗及國徽作為國家象徵和標誌，我們一方面要對它們的正確使用作出規範，同時亦鼓勵市民正確地使用國旗，以讓大家表達對國家的情感。我也一直強調我們要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所以當市民有這心意時，我們也希望可以盡量促成這事。

至於何俊賢議員提出我們可否成立小組來檢視這方面事宜，就此，我可以回去後研究這情況。我們歡迎何俊賢議員的建議。
主席，國旗是很重要的國家標誌，全世界所有的政府也很希望，並非一定是通過法例，而是通過教育也好、通過提升市民的國民意識也好，令市民尊重國旗。所以，每個地方在重要節日，國民也十分主動和自覺地懸掛國旗來慶祝。我自己從小到大也深感到，特別是回歸前，有很多民間人士在他們的住所和辦公室懸掛國旗，當時香港仍是英治時期，反而回歸後，我感覺——我希望我的感覺是錯的——這種自覺的行為反而減少。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回歸後我只觀察到一些民間團體、一些國營機構主動和積極地繼續這樣做，但政府方面，我可以很坦白地說，我完全感覺不到。究竟政府對於懸掛國旗，在純粹從要規管、要立法執行的態度之外，應該做甚麼呢？我自己的看法是應該很主動、很積極地鼓勵民間社會的所有人士也要積極地面對，特別在國慶這麼重大的節日，更希望能夠有很多人也會自覺地做這行為。

所以，我希望政府回應，在處理這問題上，至少在過去24年，我感覺不到政府有任何的行為是鼓勵民間自發懸掛國旗以慶祝國慶，往後究竟會如何做呢？例如今年我第一次看到......

主席，多謝馬逢國議員的意見和補充質詢。的確過去這麼多年來，正如馬逢國議員對於民間和各方面所觀察得到，過去有很多問題和情況，包括有外部勢力干預，亦可能有反中亂港的人士在這裏蠱惑人心。的確我們現在進入撥亂反正的時代，很多方面在過去可能做得不足，我們現在希望可以重新做好，包括因應國家的全國性法律的改變，我們在法例上作出修訂，同時在眾多如教育、社區推廣或政府方面，我們也希望做足一點。未來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完全同意，並希望能鼓勵市民正確地使用國旗，從而增加大家的國家觀念和愛國情感。

主席，2019年"黑暴"期間，民間人權陣線發起了多場集會和遊行。據報，儘管民陣一再宣稱是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則舉辦該等活動，但活動期間示威者不時高叫鼓吹暴力抗爭的口號，而活動結束後經常有示威者作出暴力衝擊行為，令不少青少年走上違法歪路。此外，民陣涉嫌洗黑錢、勾結外國勢力和違反《香港國安法》。上月15日民陣宣布解散後，警方發出聲明表示，正跟進民陣涉嫌違反《社團條例》的罪行，並會繼續追究有否任何組織及人士違反《香港國安法》和其他香港法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一就民陣的涉嫌違法行為，執法部門會如何追究其歷任召集人和幹事及其成員團體的相關法律責任；二執法部門會否加緊依法追究上述鼓吹暴力的組織及人士的責任；及三執法部門會否承諾加快處理與民陣所辦活動相關違法行為的案件，以免有關的嫌疑人潛逃海外，消遙法外？

主席，正如局長所說，所有反中亂港的組織均不能藉着解散而逃避法律責任。香港市民除了關注及早處理它們解散前的所有罪行外，更加擔心它們會化整為零，繼續潛伏運作，又或以其他名義成立新的組織，滲透在各行各業和各階層之中，暗地裏推動各類反華社會運動和政治活動，製造社會矛盾，導致香港市民對中央的不信任。就此，當局會否檢視現行相關法例，包括《公司條例》及《社團條例》，杜絕任何人利用現有法例漏洞，推動一些反中亂港的陰謀？

主席，我絕對相信《香港國安法》能有效打擊反中亂港的集團及人士，特別是針對觸犯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等罪行的人士。說到民陣的罪行，委實是罄竹難書，但單以涉嫌收取外部勢力資助這項罪行而論，我反而擔心現行的《香港國安法》能否完全處理到。這亦帶出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行立法的必要性，因為只要制定相關法例，便可以令現時維護國家安全的整套法律架構的系統更臻完善。局長，我曾聽聞你對媒體表示會在任期之內，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進行立法工作，那麼你可否告訴我們現時心裏的時間表為何？這可讓市民心裏有數，認為你可在任期內完成我們及國家要求你處理的保障國家安全的工作。

主席，外交部早前發出了"美國干預香港事務、支持反中亂港勢力事實清單"，而我們也知道反對派在2014年受到一些外國勢力的指示，在戴耀廷的推動下進行非法佔中活動，其後再由一個"大台"變成沒有"大台"，煽動學生犯法，並以失敗告終。到了2019年，他們又改用另一模式，由一個"大台"即民陣牽頭，但卻將法律責任描繪為每一抗爭者的個人行為，故此所有暴力行為均與民陣無關，對此我們當然必須追究。《香港國安法》雖然能有效解決過去的問題，為今後的處理奠定基礎，但這並不代表它必定能應對反中亂港勢力將來在手段上的變化。所以，現時網上有很多組織，不是我們剛才所說有真實名稱及已登記的組織，而是化整為零及躲藏在暗角的一些組織，包括某些網上討論區。

特區政府應如何使用這一部分的法律基礎，遏止這種挑動對警方及特區政府仇恨的行為？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應有方向。

實際上，我們發現很多討論區皆屬"掛羊頭賣狗肉"，扭曲言論自由以煽動仇恨。

主席，居者有其屋計劃單位的轉讓限制期屆滿後，有關業主在向香港房屋委員會繳付補價後可在公開市場出售其單位，亦可在未繳付補價下在居屋第二市場出售其單位。另一方面，一項於去年底公布的研究結果顯示，二手居屋單位的成交價在此前7年內上升超過一倍，升幅超過私人住宅市場同期的升幅。此外，居屋第二市場成交價破紀錄的個案近月屢見不鮮。

主席，香港房屋委員會自1978年開始推出居者有其屋計劃，以滿足中低收入家庭的置業需要。為促進資助出售單位的流轉和豐富房屋階梯，房委會於1997年推出居屋第二市場計劃，讓資助出售單位的業主可以在未補價的情況下，將單位出售予綠表人士。為進一步回應中低收入家庭的置業訴求，房委會其後推出白表居屋第二市場計劃，將第二市場的合資格買家擴展至白表人士，並於2017年將白居二恆常化。為防止業主透過短期炒賣資助出售單位圖利，房委會在1978年推出居屋時，同時訂立轉讓限制，並確立考慮轉讓限制年期的關鍵原則：一方面要防止投機行為，另一方面要避免過分削弱單位的吸引力，減低申請者的購買意欲。自1978年推出居屋以來，房委會一直根據上述原則，不時檢討並適時調整相關的轉讓限制。就郭偉强議員的質詢，我現綜合答覆如下：一房委會居屋業主如欲在未補價的情況下，於第二市場轉售單位，須先向房委會申請可供出售證明書。

獲發可供出售證明書的居屋業主不一定會把有關單位出售。詳細資料請在座議員參閱附件。二及三房委會一直密切留意物業市場的情況，不時檢討並適時調整資助出售單位的轉讓限制。

由2019年起推出的資助出售單位，業主必須在首次轉讓日期起計10年後，才可補價於公開市場轉售；至於無需補價的第二市場，業主可以於首次轉讓日期起計首兩年內以不高於原價，或在首次轉讓日期起計第三年起，按其自行議定的價格，轉售單位予房委會訂明的買家。房委會在修訂轉讓限制時，已經平衡了社會對收緊轉讓限制的訴求，以及讓資助出售單位能在市場上流轉的需要。就公開市場而言，按上述房委會的現行轉讓限制，業主在首次轉讓日期起計的第十一年起，才可補價在公開市場出售單位，這足以防止業主透過在公開市場短期炒賣單位圖利。若進一步規定業主不得在公開市場出售單位，將資助房屋市場和私人住宅市場完全分割，會對單位的供應造成很大的影響。再者，資助出售單位按評定市值減去折扣後出售，業主須繳付補價以解除轉讓限制的安排已沿用多年，廣為社會接受。若禁止業主在公開市場出售單位，是重大的政策改變，需要更多的討論和諮詢，現時社會上對有關建議並無一致的看法。第二市場方面，在過去5年，居屋第二市場轉售交易共約8,000宗，當中屬於單位首次轉讓日期起計首兩年內及第三至五年內的交易，分別為0宗和133宗，只佔整體成交的1.6%。由此可見，資助出售單位業主在購入單位後5年內轉讓單位的情況並不普遍。因此，把業主於第二市場只能以不高於原價出售其單位的期限，由兩年延長至5年，對轉售交易宗數的影響作用不大。反之，進一步收緊限制無可避免會減少未補價資助出售單位在第二市場的供應，繼而推高在第二市場出售的單位價格，效果恐怕會適得其反，與滿足中低收入家庭置業需要的目標背道而馳。

主席，國家領導人曾說，房屋是用來居住的，不是用來炒賣的，但眼見"炒風"已進入資助房屋市場，特區政府竟然無動於衷，它是否當作"耳邊風"呢？主體答覆的附表顯示，在第三至五年內轉讓居屋單位的有240宗，其實當中有210宗是在2020年及2021年發生的，較以往3年上升近10倍。社會現在的情況是，有人抽中資助房屋，然後在第三至五年內以二手價賣出單位，就像我手上這個例子，這是"綠置居"的高折扣單位，也是資助房屋，有着同樣的轉讓限制，戶主以288萬元買入，持貨僅僅4年，其後以572萬元賣出，最後淨賺280萬元，只是4年，便淨賺280萬元。

主席，我的問題很簡單，政府如果不採納我們的建議分割房屋市場，將私人住宅市場和資助房屋市場分割，杜絕"炒風"進入資助房屋市場，究竟政府還有何方法令資助房屋回歸"房屋是給人居住而不是用來炒賣"的初心，而且不會影響《長遠房屋策略》的70:30比例呢？

房住不炒，我相信是大家期盼的願景，但解決住房問題，當然要從多方面入手，而最根本的，就是要增加房屋供應。

如果大家再看看我們所說的70%公營房屋，其中70%是出租公屋，而另外30%是資助出售單位。我們回看2017年到今天，推出市場的資助出售單位已經超過26,000多個，反映政府照顧基層住屋的安全網，即除了出租公屋以外，也着力增加資助出售單位。我們是理解的，所以在去年的《長遠房屋策略》中公布我們已找到330公頃土地，足以興建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其中七成是出租公屋，三成是資助出售單位。我們認為，在不同的社會階梯，不同的家庭在不同時間，他們的住屋、財政，以至家庭狀況都會有所轉變，所以他們在某段時間出售單位，並不代表一定屬於炒賣圖利。當然，我同意郭議員所說的，我們不排除有部分或小部分轉讓屬於圖利行為，但我們的數據顯示，絕大部分購買資助出售單位的家庭都是作自住用途。

主席，主體答覆指出，業主在購入單位5年內轉讓單位的情況並不普遍，但正如郭偉强議員剛才所說，從附件可清楚看到，2020年較2019年的數字增加10倍，單是2021年首半年，已經等於2020年全年的數字，即是說，今年的數字隨時可能是2020年的雙倍。

即是說，這種炒賣行為是否逐漸變得普遍，政府因而要留意這個趨勢，然後設法解決呢？

如果看回附件，我們可以看到每年發出的可供出售證明書數目，以至在首兩年內和第三至五年內的情況。

但是，我們要明白，香港有一段時間，例如2019年、2020年，甚或2021年，坦白說，大家都明白，2019年發生"黑暴"事件，其後也出現對移民態度的轉變，所以這些數字是否反映社會的現況呢？我不敢說，但單憑這些數字判斷，是出現了上升趨勢，數字的確是上升了，但背後的原因是甚麼呢？不過，我相信有關的資助出售單位業主，在出售一生人只可以購買一次的資助出售單位的過程中，一定已作充分考慮，我只可以回應到這個地步。

第二，局長真的是太極和划艇的高手，一撐已把我們撐出大西洋。其實問題很清楚，便是如何令資助出售房屋不會成為炒賣的工具？

主席，多謝麥議員的補充質詢。基本上，我們每年都有推出資助出售單位，我們推出資助出售單位的過程中，會盡量就着市場的物業價格、當年出售單位的數量，以至出售單位的定價折扣作出檢討。同時，我們亦會簡約地回顧，有否一些特殊情況需要我們作調整。當然，正如我剛才所說，亦等於麥議員剛才所提出的，就是政策檢討。就政策檢討，我們不時會看回售價和轉讓的情況。在我們過往的觀察中，我們看不到有所謂短期炒賣圖利的情況。資助出售單位的轉讓，絕大部分個案都超過10年或以上。所以基本上，購買資助出售單位的家庭，一般是社會基層，以至有置業訴求的中低收入家庭。第二，他們擁有物業的年期也相對較長。那麼，就剛才所說的情況，我們的看法是這只是少數情況，不足以影響我們當年推出資助出售單位的基本信念，就是第一，讓中低收入家庭有置業的機會；第二，不影響資助出售單位在市場上流轉的機會。因為很多中低收入家庭很希望在第二市場購買居住單位。

當然，也歡迎大家給予我們意見，我們一定會繼續聽取社會的意見，在有需要時作出檢討及適當的措施。
看來局長不單是太極高手及划艇高手，他的理解能力也有問題。主席，我們所說的是新的居屋單位，不是舊的單位，所以這些政策改變並不會影響舊業主的權益。局長說若要禁止業主在公開市場出售單位，是重大的政策轉變。但是，這個世界就是要變，面對香港很多問題，就是要有變革的決心，他作為局長卻不敢變，那麼當局長有何用？局長，主席，我們的居屋現時夾雜了自住性質和投資性質，即兩種需求夾雜在一起，所以抽籤的人多，中籤的人少。如果他將來因為要大量增加居屋供應，而擔心會推倒私人物業市場的話，最好的辦法其實是將兩個市場分隔，有投資性質的就去私人市場，如果純粹自住的便到居屋的市場，就是如此清楚。我不明白局長連如此簡單的東西也要推推搪搪，難怪香港的房屋政策解決不了。
主席，多謝陸議員的意見。在市場分隔方面，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我們就資助出售單位作出定價時已有很清楚的分隔。第一，我們把資助出售單位的定價與私人物業市場脫鈎，參考非業主家庭入息中位數作出定價，按中低收入家庭的負擔能力來定出居屋，以至"綠置居"的單位價格，這就是市場分隔，我們已考慮到中低收入家庭的需要和負擔能力。我剛才談到轉讓時，已指出絕大部分資助出售單位的轉讓均是持有單位10年或以上。如果說10年以下的，郭議員提出的意見是，將以原價來轉讓的期限，由兩年提升到5年，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討論的，至於回應方面，我剛才已作出詳細的回應。

主席，據報，香港自8月中起已一個多月沒有源頭不明的2019冠狀病毒病本地確診個案。此外，政府基於內地疫情穩定，現時容許香港及內地居民分別按"回港易"及"來港易"計劃從內地來港，而他們抵港後須接受多次病毒檢測。然而，香港與內地未知何時可恢復全面正常通關。

在嚴防輸入方面，政府繼續以非常嚴謹的入境防控措施，透過閉環管理，有效地阻止病毒從海外地區滲入本地社區。在內防擴散方面，我們亦透過疫苗接種，以及各項監測檢測、社交距離和社區防控等措施，已經錄得超過40天沒有本地源頭不明個案，基本上已達致本地"清零"。雖然如此，我們不能鬆懈，必須繼續提高疫苗接種率及做好"外防輸入、內防擴散"的工作，為與內地有序恢復免檢疫通關創造有利條件。就田北辰議員質詢的各部分，經過我們諮詢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創新及科技局，我現答覆如下：一政府目前按抵港人士來源地的風險評估，以實施相應的入境防控措施，防止個案從香港以外輸入社區。例如，曾逗留高風險A組指明地區的人士，必須為已完成疫苗接種的香港居民並持認可疫苗接種紀錄，方可登機來港；而曾逗留中風險B組指明地區的非香港居民，亦必須已完成疫苗接種方可登機來港。就低風險地區而言，由於風險較低，一般並無需要對從有關地區抵港人士施加必須完成疫苗接種的要求。特區政府會密切留意疫情發展，並與內地保持溝通，現階段並未有需要對從內地來港人士加入疫苗接種作為來港要求。二由政務司司長率領的香港特區代表，剛在9月26日在深圳出席了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黃柳權主持的內地與香港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在會議上，特區政府的代表與內地代表就防疫抗疫策略及研究逐步有序恢復內地與香港通關事宜作詳細交流並交換意見。內地專家認同香港在抗疫方面的努力，並肯定目前疫情"清零"的形勢。雙方詳細探討了逐步有序恢復通關所涉及的考慮和事宜，並坦誠交換意見，對通關以後可能面臨的風險作研究。政務司司長表達了香港市民對通關的熱切期望，以及通關和經濟、民生的密切關聯。雙方討論認真，在會上提供了有關的材料，建立了良好基礎，就推進通關事宜創造有利條件。雙方會進一步研究細節，並爭取盡快舉行第二次對接會議。三政府於去年11月已完成開發健康碼轉碼系統，支援在"回港易"計劃下由廣東省或澳門回港的合資格人士，可使用"粵康碼"或"澳康碼"透過轉碼系統，把有效核酸檢測結果直接轉換到入境香港的電子健康申報表平台。轉碼系統同時支援於今年9月推出以"來港易"計劃由廣東省和澳門到港的人士使用。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一直亦與廣東省和澳門的健康碼技術團隊合作提升轉碼系統的功能，將疫苗接種紀錄加入轉碼功能內，為支持逐步恢復三地居民往來做好技術準備，便利三地居民日後可利用"健康碼"轉碼方式一併提交所需的入境健康申報資料。相關系統會在三地通關的安排落實時投入服務。現時內地與港澳特區均已開展疫苗接種計劃，而疫情亦有緩和跡象，特區政府會繼續積極與內地及澳門當局進行密切溝通，因應疫情的最新情況，研究如何早日恢復三地人員豁免檢疫跨境往來。

而且政府的專家顧問也是這樣說，該名政府專家更一同前往內地進行專家對接。

盧寵茂醫生長駐深圳醫院，他最近有段自拍錄影上傳互聯網，大致上表示深圳衞生當局不單是看結果，即有多少天"清零"，最重要的是看特區政府的行為。

主席，特區政府的防疫抗疫措施從來都是從嚴的，這是第一點。第二，專家給予我們的意見，我們都有充分考慮，我們亦有與專家密切溝通，所以並不存在我們聽不聽從專家說法的問題。

此外，我們以科學為本，無論是專家意見、衞生防護中心對於現有流行病學調查和數據分析的做法，其實都是我們防疫抗疫工作的基礎。談到外防輸入，其實特區政府的外防輸入措施非常嚴謹，我相信香港亦是世界上最嚴謹的其中一個地方。在這方面，大家參看國際上其他地方的外防輸入措施便可以知道。

市民對於通關是非常期望的，希望盡快成事。局長剛才在答覆中提到，剛剛在9月26日，政務司司長率領香港代表出席在深圳由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主持的內地與香港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雙方詳細探討了逐步有序恢復通關所涉及的考慮和事宜，並爭取盡快舉行第二次對接會議。我想問局長，第二次會議將於何時舉行，以及通關有否時間表？

大家都有坦誠地交換意見，當然都是圍繞着"外防輸入、內防擴散"，以及一些風險管理的工作。所以，我們在上一次會議已就推進通關的事宜創造了有利條件。現在我們雙方都會進一步研究一些細節，爭取盡快舉行第二次對接會議。
隨着本港的疫情穩定下來，現在我們可以說"萬事俱備，只欠通關"。我認為與內地的防疫要求對接是要盡快落實的，我們真的要做到與內地和澳門聯防聯控。我們在外防輸入方面應該更加嚴謹；雖然局長剛才說香港相較其他地方已屬十分嚴謹，但我們可以做得更嚴謹。主席，剛才局長對於健康碼的回應，我真的很不明白，"香港健康碼"既然已經研發成功——這是在去年5月期間已經宣布的——為何局長仍在說健康碼要待三地通關才會投入服務，才會拿出來呢？屆時臨渴掘井，"趕頭趕命"，會否出錯呢？如果屆時該程式出錯，會否搞出"大頭佛"呢？我相信局長也不會等到肚子餓才去買菜煮飯吧？主席，我想問，既然有多處可以改善的地方，例如機場過境人士的檢疫程序，以及我們數天前看到一名外籍人士離開了隔離酒店也沒有人知悉，當局更遲了一天才公布，這可是個大漏洞，政府如何避免再有隔離人士逃離隔離酒店，進入社區？

主席，其實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我們已就資科辦提供的資料報告了現時健康碼的整體準備工作。請放心，我們會與廣東省和澳門的健康碼技術團隊一直合作，提升轉碼系統的功能。當然，我相信資科辦對於健康碼的試用或者其他方面的技術工作也會非常嚴謹。至於在嚴防輸入方面，主席，其實我們一直以來都抱着一個目標，就是防止任何病毒進入香港和進入社區。

我們現有的工作當然可以再加強或更加嚴謹；大家也留意到，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們對於檢測的次數和方法都有不斷加強、提升，並採取更嚴謹的做法。總括而言，我們會一直評估整體風險，並在整體風險管理方面盡力會做到滴水不漏。

我想問局長可否確認一下，健康碼技術的應用，並非本港不能通關的主要原因？
主席，今次在內地的疫情防控工作對接會議上，大家對於所有風險管理、外防輸入和內防擴散的不同工作範疇及不同防疫抗疫措施，都有進行深入討論，也有了解雙方的做法和標準。儘管在制度上有些差別，大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健康碼或轉碼方面，也是其中一個討論的議題。

主席，談到通關，我們暫時看到的是一個單向通關，只是迎合非香港人來港的需求。

現時他們不一定要打針，可以豁免檢疫，可以在香港免費接受多次病毒檢測，亦無須一定要安裝"安心出行"，但相比之下，不外遊的香港人卻與之相反。本地超過六成市民已打針，有些香港人甚至為了工作而要自費檢測。

我不太明白，想問政府的政策為何好像管香港自己人就以嚴，待非香港人則以寬？局長說的外防輸入等方面，我不太理解究竟政府的政策方向為何。已經"清零"多日，然後說通關，但現時說的是單向通關，香港人怎麼辦呢？
主席，我們的防疫抗疫方向和措施都是清晰的。

政府自8月30日起容許來自印尼或菲律賓的外籍家庭傭工有序地入境。他們於入境後須在一間指定檢疫酒店或竹篙灣檢疫中心接受檢疫。按每名外傭檢疫21天計算，平均每日的檢疫名額為70個。據報現時約有六、七千名外傭等候入境，因此大部分該等外傭需等候數個月才能入境。

主席，就議員的質詢，經諮詢保安局及入境事務處後，我現綜合答覆如下：一及二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及國際航空交通限制的影響，來港工作的外籍家庭傭工人數減少，聘用外傭的家庭因供應短缺而面對不少困難和壓力。為協助外傭來港工作，政府於2021年8月9日實施新入境防控措施，離港前已在香港完成接種疫苗的外傭可來港工作。由8月30日起，在印尼或菲律賓完成疫苗接種、並持有由該兩國相關主管當局確認的疫苗接種紀錄的外傭亦可來港工作，他/她們必須在抵港後於指定檢疫設施接受強制檢疫。為了嚴防輸入個案，政府必須逐步有序地恢復外傭來港。第一間指定檢疫設施於8月30日起運作，提供409間房間作外傭檢疫用途。政府於9月20日起開放大嶼山竹篙灣檢疫中心第一期及第二期合共800個單位，供在A組指明地區完成疫苗接種的外傭作檢疫用途。

聘用外傭的家庭各有不同的需要，要就預約檢疫中心訂立優先次序並非易事，容易引起爭議，而且行政上會較為複雜。政府會繼續完善檢疫中心的預約安排，亦會在考慮環球及本地疫情後，檢視是否有需要進一步增加指定檢疫設施的數目。除協助外傭逐步有序地來港，政府自去年年初亦實施了多項便利措施，協助受疫情影響的外傭及其僱主。有關措施包括：a容許僱主在外傭同意下，把現有外傭合約的有效期限延長最多3個月。這項彈性安排旨在協助現任外傭合約即將屆滿，但新聘請的外傭未能來港開始新合約的僱主。上述彈性安排適用於2021年9月30日或之前屆滿的外傭合約。政府於2021年9月28日公布繼續實施上述措施，容許僱主向入境處申請延長所有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屆滿的外傭合約，並由原先延長最多3個月改為延長最多6個月。如僱主已根據2021年6月28日宣布的彈性安排延長與現任外傭的合約，亦可申請把合約有效期限進一步延長最多6個月；及b在現行制度下，外傭在現行合約屆滿後與同一僱主續約，或與新僱主開展新合約，可在其原僱主或新僱主同意下，向入境處申請延後返回原居地，由現行合約完結後起計，延後不超過一年為限。如外傭未能在上述的一年期內返回原居地，可在其僱主同意下向入境處申請進一步延長逗留期限直至合約完結，以便在該段期間返回原居地。三如外傭在來港前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或因航空公司修改/取消航班，又或受封城影響，因而須修改或取消房間預訂，並能於入住日前提交相關證明文件，指定檢疫設施不會就修訂收取手續費，或就取消預訂收取房費。
主席，目前輪候的外傭有數千名，估計未來輪候人數會不斷增加。不知當局會否按照目前每日有1600間房間的供應來計算，在一般情況下，外傭要等多久才可以來香港？據我計算大約要等3個月，這情況並不理想。所以，我想問局長，何時會檢討增加防疫的房間數量？如果會，會否考慮在竹篙灣不敷應用的情況下，增加指定的檢疫酒店呢？
主席，我們差不多每日都不斷檢視疫情的發展及每日的確診數字。現時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數字，自菲律賓返港的外傭，確診比例大約是4%。

所以，急於希望讓更多外傭來港，可能客觀上反而會因為更多地觸發"熔斷機制"而令更多外傭無法來港，從而加重香港僱主所承受的壓力。所以，我們要有序、小心地，每日留意情況並作出適切的決定，這是重要的。
主席，主體答覆表示會考慮環球及本地疫情後，才決定進一步增加檢疫設施。但是，旅遊界議員姚思榮已經指出，有不少酒店願意成為檢疫酒店，但審批過程需時很長。我想問政府，會否先與有關酒店談妥，然後再按需要分階段徵用它們呢？
主席，我們基本上仍然繼續與一些有興趣及符合資格的酒店進行商討。
主席，檢疫中心在預約安排方面，我今早聽到業界在電台直播節目中表示，每星期一開始的預約時間都很"搶手"，但是每次預訂時間太短，希望延長至可以提前30日預訂。我想問，政府當局會否相應延長預訂時間，讓業界無須每次都要在星期一去"搶"訂，因而增加不確定性呢？
主席，由於社會上的確累積了非常大的需求，不論是容許提前7日、21日、30日，甚至60日預訂，都可能在很短時間內預約立即"爆滿"。

因為申請人還要做很多工作：包括訂機票、安排車船到首都，還要去兩個政府部門領取相關的證件等工作。所以，在平衡這些考慮後，我們認為剛剛在昨天公布，每星期開放預約一次，提供一個星期的名額的處理方法，讓我們可以快速完成有關申請的程序，從而令他們可以作出相關的安排。

這不是有效運用資源的方法。因此，我們會一直檢視這情況。
主席，剛才局長說擔心因為疫情影響到"熔斷機制"，導致航空公司要停飛。

我相信大家不會要求政府用包機吧？因為這亦不是一種很恰當的處理方法。因為"熔斷機制"的原理及原則，就是希望減低外防輸入的壓力，既然"熔斷"了，我們為何還要設法令她們繼續飛過來呢？這是違反了外防輸入的基本原則，所以我們暫時沒有考慮這些方法。

主席，當然，局長提到嚴防輸入，對於防範疫情很重要。此外便是市民，他們在需要外傭方面所遇到的壓力也很重要。當作考慮時，我相信政府......剛才局長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各方面的措施，有些措施是延長現有外傭的合同，另外局長提到有序，即是讓外傭通過檢疫後來香港提供服務。

大家看到坊間有很多中介組織，可能是引述一些數字然後作出一個所謂估算而已。

他根本沒有答覆，只說知道有怨氣，局長是要解決民間的怨氣，而非製造怨氣。

本人收到不少外籍家庭傭工僱主及準僱主的投訴，指稱有外傭職業介紹所以不良手法經營，例如濫收佣金、巧立名目收取費用、未有按書面服務協議提供服務，以及利用近期外傭短缺教唆外傭"跳工"。

主席，就議員的質詢，經諮詢保安局及入境事務處後，我現綜合答覆如下：一根據《僱傭條例》，所有在香港經營的職業介紹所，必須事先領有勞工處發出的牌照。

如持牌人或其相關人士曾干犯《僱傭條例》或違反《實務守則》，勞工處會拒絕申請。此外，勞工處已加強巡查職業介紹所，查閱相關紀錄及文件，以確定有關職業介紹所依從各項《僱傭條例》和《職業介紹所規例》的規定及《實務守則》的要求營運。若發現有可能違規的情況，勞工處職員會檢取相關文件作進一步調查，以防止出現違規經營的情況。二現時《僱傭條例》並無就職業介紹所收取僱主的費用訂定任何規定。僱主作為消費者，可自由決定使用市場上哪一間職業介紹所的服務，並與職業介紹所議定收費款額和收費項目。勞工處一直鼓勵職業介紹所採取公平及透明的手法營運，《實務守則》要求職業介紹所須與僱主訂立書面服務協議，清楚列明服務條款和範圍、收費詳情、付款期限、職業介紹所未能完成所有服務的退款安排、另選外籍家庭傭工所需的費用等，以保障僱主作為消費者的權益。如職業介紹所未能按服務協議提供服務，僱主可向消費者委員會投訴，亦可作出民事追討。此外，如僱主發現職業介紹所行為不當，可向勞工處作出投訴，由勞工處調查跟進。

2018年的《修訂條例》除落實第一部分所述的兩項修訂外，亦將濫收求職者佣金及無牌經營職業介紹所罪行的最高罰則，由罰款5萬元提高至罰款35萬元及監禁3年；將檢控上述兩項罪行的法定時效限制由6個月延長至12個月；以及為處長發出的《實務守則》提供法律基礎。《修訂條例》為勞工處打擊職業介紹所的違規行為提供更堅實的基礎。

就外傭"跳工"的情況，勞工處一直與入境處保持緊密溝通。入境處會詳細審查申請人的情況，包括提早終止僱傭合約的次數及原因，以考慮外傭有否濫用提早終止合約轉換僱主的安排。入境處及勞工處並採取聯合行動，查察懷疑鼓勵或教唆外傭"跳工"的職業介紹所。

如發現職業介紹所沒有遵從《實務守則》，處長可撤銷、拒絕發出或續發其牌照，或發出警告以敦促其糾正。由2019年至2021年，勞工處撤銷或拒絕發出/續發職業介紹所牌照的個案分別有13宗、7宗及6宗，理由包括持牌人因濫收求職者佣金或無牌經營而被定罪，以及持牌人沒有遵從《實務守則》等。勞工處一直監察職業介紹所的運作及遵從《僱傭條例》和《職業介紹所規例》的情況，並會不時檢討現行法例規管業界的成效。
主席，其實現在"僱主"變了"苦主"。面對外傭"跳工"的問題，他們真的很無奈，而且，有一種"肉隨砧板上"的感覺。雖然有一份服務協議，但僱主仍十分擔心，如外傭單方面違反合約，他們除了向勞工處，以及——正如局長所說——向消費者委員會投訴之外，真的沒有甚麼可以做——現在還要輪候那麼長的時間——對於一些照顧者，或者家中有小朋友、有長者的家庭來說，其實真的十分無奈。所以，局方會否考慮加強勞工處現時的職能，包括......雖然我們知道現時僱主可以向消費者委員會投訴，或者可就介紹所行為不當向勞工處投訴，又或者如果發現外傭有問題，可交由入境處處理，但其實對於一個沒有了外傭的家庭而言，他們的壓力其實相當大，勞工處會否加強其現時的工作，以提供一站式服務，讓僱主無需百上加斤，壓力更大？
主席，我相信有關"跳工"的信息，可能需要加強。當然，如剛才主體答覆提及，勞工處的工作實際上在過往兩三年已經大幅加強。特別因為這疫情，導致剛才提到的一些問題突顯出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信息，是要讓外傭或中介組織、介紹所知道，如果有外傭"跳工"的話，只要我們接獲有關投訴，甚或無須接獲投訴，只要我們留意到有外傭中斷其合約，而沒有一個合理的理由，例如僱主離開香港，或其他合理的理由，他/她便需要在短時間內離開香港。所以，外傭以為可以"跳工"，尋找新僱主的情況，在我們最近加緊打擊"跳工"之下，應該會越來越少。
主席，當局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表示，勞工處已經加強打擊涉嫌教唆外傭"跳工"的職業介紹所，包括仔細監察職業介紹所的營商手法。我想請當局簡單說一說，他們是用甚麼手段來監察這些中介呢？是否好像香港金融管理局一樣，派神秘顧客巡查零售銀行，即派員假扮顧客光顧這些職業介紹所？還是當局有其他手段或措施呢？
主席，由於這類職業介紹所有千多間，所以從監管的角度，我們一般都是採用風險為本的處理方法。當然，最簡單的風險為本的方法，就是一接獲投訴，便立即跟進。所以，如果任何香港僱主面對有關情況，應盡快告訴我們，我們會跟進。如果問題出自中介公司，勞工處自然會索取資料和調查，如果證明有關公司有任何違規的行為，更可直接用剛才在主體答覆所說的方法處理。這項工作相當重要，因為如果多一宗不合法的營商手法案件傳出去，便會有人仿效，所以越快打擊不合法和不合理的情況越重要。
主席，其實我差不多天天都接獲不同外傭僱主的投訴，很多外傭僱主都覺得，現時的法例對外傭僱主毫無保障，尤其在現時外傭短缺的情況下，他們更加覺得自己"肉隨砧板上"，被人"撳住嚟搶"。

另外，我們也繼續收到一些有關外傭借貸問題的投訴。這個問題亦困擾很多僱主。我剛在今天收到一位胡太的投訴，她告訴我們，她之前的外傭借貸，令她經常收到騷擾電話、追債電話，被人上門追債。她已經辭退該外傭，但情況仍然繼續，而這個問題仍在困擾這些僱主。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是一項廣受採納的商業法條約，訂明統一規則以規管該公約範圍內的國際貨物銷售合同。《貨物銷售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在香港實施《銷售公約》。《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旨在訂明經制定的條例如果獲得通過，《銷售公約》將適用於特區政府；並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以及如經制定的條例或《銷售公約》與任何其他法律有所抵觸，則在抵觸的範圍內，以經制定的條例或《銷售公約》為準。《條例草案》的附表載列《銷售公約》的文本。法案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舉行一次會議，就《銷售公約》適用於香港的原因、方式、可帶來的好處，以及對本港企業的影響等作出討論。委員對《條例草案》的建議大致表示支持。有委員察悉，《銷售公約》在1997年7月1日前不適用於香港，而中國自1988年1月1日起已為《銷售公約》的締約國，而在過渡期間及之後，中國沒有就《銷售公約》適用於香港的事宜照會聯合國秘書長。這位委員查詢，為何政府當局要在香港回歸20多年後才開始按照《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三條，尋求將《銷售公約》適用於香港。政府當局解釋，當局在過去20多年已不時就此進行內部檢討，並認為現在是合適的時機將《銷售公約》適用於香港，以配合本港整體經濟及法律基建的發展，尤其是《銷售公約》一直在國際間廣受接納。另一個考慮因素是，政府當局在就《銷售公約》的適用進行為期7個月的諮詢時，發現商界及法律界均普遍表示支持。就委員進一步提問時，問及《銷售公約》將為香港帶來的效益，政府當局表示，《銷售公約》適用後，香港企業會有額外的法律選擇選項，即合同當事各方可按設定的機制選用《銷售公約》，以香港法律作為剩餘法律，而在現狀下則沒有此選項，因為《銷售公約》不屬於香港法律的一部分。此外，根據當事各方自主選擇的原則，當事各方可藉協議選擇只受香港本地法律而非《銷售公約》規管。

此外，政府當局亦認為《銷售公約》適用於香港，將有助鞏固香港作為法律服務中心及爭議解決樞紐的角色。法案委員會曾詢問政府當局，為何在此項立法工作中，採用把《銷售公約》的條文文本列載於《條例草案》的附表的方式，以及在決定運用這種方式時有何整體考慮。政府當局解釋，採用這個立法方式是因為《銷售公約》已為國際貨物銷售訂出統一的法律文本，無需作出適應化修改，也沒有修訂空間。有關方式，亦已獲澳洲、加拿大及新加坡等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在當地實施《銷售公約》時採用。有委員曾問及是否有需要因應本地法律與《銷售公約》條文之間的差異而修訂香港本地的銷售法律，例如《貨品售賣條例》，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儘管發現兩者之間的差異，但看來沒有《銷售公約》條文根本抵觸香港本地法律的條文。此外，根據目前的實施建議，《條例草案》第5條會賦予《銷售公約》規則凌駕效力，因此無需因應在香港實施《銷售公約》而修訂現行規管國際貨物銷售的本地法例，尤其是《銷售公約》第6條亦容許合同當事各方藉協議選擇不採用《銷售公約》，或減損《銷售公約》的任何規定或改變其效力。委員亦關注到，本港商界及法律界的大部分專業人士目前均不熟悉《銷售公約》的條文，以及其在國際貿易背景下的適用情況，尤其是本港企業現時一般採用的合同條款或與《銷售公約》的條文有所不同。就此，委員建議政府當局提供所需協助，讓業界能適應《銷售公約》的實施，例如為法律界及相關業界提供符合《銷售公約》要求的標準合同範本，或於該條例獲制定和實施後，設立專門隊伍以提供專業意見。委員亦促請政府當局加強與企業及法律界的溝通工作，以推廣將《銷售公約》適用於香港。政府當局表示，國際貨物銷售當事雙方所商定的合同中訂定的條款及條件，將組成規管有關交易的主要基礎。《銷售公約》可就合同內或未有明確訂明的事宜，例如與合同訂立、買賣雙方的權利及義務、以至違反合同時補救辦法相關的事宜，填補當中的空隙。政府當局指出，國際貨物銷售當事各方因而可按照特定情況，決定最適合的合同條款。對於《銷售公約》的推廣，政府當局表示律政司已就《銷售公約》設立專門網頁，為有興趣的持份者提供公開的資料和資源。政府當局補充，鑒於《銷售公約》已實施多年，互聯網已有足夠數量的資源和參考資訊，政府當局了解到相關持份者可能需時適應轉變及適當地調整其經營手法，因此會將該條例的生效日期，延至《條例草案》獲通過之後至少6至9個月。與此同時，政府當局將與商界及法律界合作，以進一步推廣《銷售公約》及獲通過的條例。主席，以下是本人對《條例草案》的意見。其實並沒有其他特別的東西可說，因為我們與特區政府只開過一次會議。本人現時手上的文件也有五六頁紙，所以借此機會再次感謝參與今次委員會的所有委員，甚至沒有參與此法案委員會之外的議員所提供的意見，以及特區政府在此事上亦提供充足的資料讓我們討論。當然，其結果或答覆未必盡如人意，但本人希望特別想提提特區政府，就是在這諮詢的過程中，法案委員會的整體報告內沒有提出特別的關注，而在於特區政府推廣條例或制定條例中間的諮詢過程，有委員特別提到似乎很多商界人士未必清楚甚麼是銷售條例，既然不清楚它是甚麼，更不知道究竟諮詢清單是甚麼。到了最後，銷售合約可能就由法律界的朋友進行草擬。

所以與法律界的溝通尤其重要，稍後可能周浩鼎議員也會對這方面表達意見。因此，本人希望特區政府不要小看這一次的會議，當中所提供的資訊的信息量很大，亦顯示出部分特區政府能夠做得更好的東西，希望鄭若驊司長在未來可以帶領着特區政府的立法團隊，可以做得更好，多些在政府草擬法案之前就着相關問題，與議會內很多的專業的功能界別，甚至在某些界別內具有豐富知識的直選議員，先行詢問他們的意見，又或看看需要諮詢哪部分的群體人士，從而讓立法過程達至更完美，以及減少大家之間的衝突。主席，本人謹此陳辭。多謝各位參與審議《條例草案》的議員。

主席，何俊賢議員剛才說得相當好，就是在諮詢過程中，很多商界朋友完全不知道有這項《貨物銷售條例草案》，亦不知道原來《條例草案》實際上可以幫助到他們。主席，我從事進出口超過30年，過往我們的合約一般也是由買方、買家訂立。很多時候，我們的議價能力也不是很高，但如果我們現時可以取得一個國際性及統一的銷售公約，對我們未來進行國際貿易有十分大的幫助。當然，我們明白香港以往一直未能成為其中一個締約成員，最主要是要以國家為單位，那麼，今次亦十分高興國家可以把香港加進去，讓我們成為其中一個《銷售公約》的一員。特別是，過往很多時候，我們一直也只是與西方世界做生意，例如歐美和日本等地，但我們開始有越來越多新市場需要開通，例如"一帶一路"、東盟等國家，很多時候，它們不一定採用普通法，與我們的法律概念有別，有些是用大陸法或其他它們國家自己的法律。所以，有一項統一的國際貿易銷售法例，對於香港未來便是好處多於壞處的。

所以，我們要依賴法律界甚至會計界的專業來做好這件事，當然如果特區政府可以幫忙制訂一個簡單框架，這絕對是有很大幫助。在法案委員會上，政府曾解釋它們未必會做或做得到，就是由於在網絡世界或現實交易中，已經有很多例子或範本，但始終像剛才所提及，香港畢竟大部分企業中90%也是中小企，要它們容易明白理解及使用這項條例草案，其實是十分困難的。代理主席，此外，我們知道國家"十四五"規劃，期望香港可以成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如果香港可以成為國際貿易中心，我們必定可以利用或成為國際貿易社群的一員。所以，今次修改這項條例草案，成為《銷售公約》的一個成員，必定對我們未來在"十四五"規劃下，成為一個國際貿易中心有很大幫助。如果沒有，這件事必定會失色。所以，我們十分支持《條例草案》，但再"譖氣"地說一句，希望特區政府和律政司可以做多一些宣傳、推廣和教育的工作，令香港的企業，特別是中小企可以更加了解和善用這項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二讀《貨物銷售條例草案》。我首先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何俊賢議員。另外，我們有數位法案委員會委員，包括黃定光議員、鍾國斌議員、邵家輝議員和我。我們數人在當天一次會議上很感謝政府方面能提供比較充足的資訊，去完成該次的會議。我們都認為該次法案委員會會議是重要的，因為我們在會議上特別提到，很多中小型企業可能在諮詢過程中未必收到這麼多資訊，原來他們很多都不太清楚《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將要在香港實施。

律政司方面表示，究竟《銷售公約》與我們本地現行一些與銷售相關的法律條文是否有主要的衝突？

不過，我亦在此提出一點，雖然如此，但正如法案委員會主席何俊賢議員剛才所說，今次《條例草案》是將《銷售公約》的條文直接納入新條文內，基本上我們沒有任何可以改動的空間。

因此，我在此再三提出一個觀點，就是希望政府在未來的適應過程中，為中小企及營商的業界提供更多新的標準合約範本，特別是適用於《銷售公約》的範本，因為它不是今天才出現，其他地區、即使並非行普通法的地區都有採用，他們已經有一些很合用的標準合約或範本。其實政府當局是否應該更有效地提供一些範本給我們使用，無論是中小企、業界或社會各界，讓他們容易知悉這些就是標準的合約範本，以便大家日後容易跟隨。因為他們過往使用的範本可能未必再適用於《銷售公約》上，所以，標準的合約範本對業界來說顯得特別重要。所以，我在此亦特別提出，希望未來政府當局在《條例草案》生效之後的適應期期間，特別向業界提供足夠支援，包括給予他們多一些標準的合約範本以供參考及了解。我覺得律政司方面可以特別考慮一下——當天我們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也提到——隨着《銷售公約》的實施，在很多業界一開始對《銷售公約》未必太熟悉時，政府會否最少提供一些有系統的熱線服務，或讓中小企及業界知道相關部門會作出人手安排，以供他們查詢及進行諮詢。我覺得這一點都是重要的，因為我們重新適應都要一段時間。我們支持實施《銷售公約》。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貨物銷售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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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貨物銷售條例草案》。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貨物銷售條例草案》。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及附表納入本條例草案。
第1至5條及附表。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如果沒有，現在進行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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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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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貨物銷售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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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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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貨物銷售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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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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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貨物銷售條例草案》。

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去年10月通過對《國旗法》及《國徽法》的修正，政府當局指出，《條例草案》的原則，是體現經修正的《國旗法》及《國徽法》的規定、原則和精神，保障國旗及國徽的正確使用，維護國旗及國徽作為國家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使市民尊重國旗及國徽，增強市民對國家觀念和弘揚愛國精神，同時兼顧香港特區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及實際情況。法案委員會與政府當局舉行了兩次會議，並且邀請了公眾人士提供書面意見。委員支持《條例草案》的建議。委員主要關注在修例後，有哪些行為是有可能違法，以及怎樣會構成屬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旗或國徽的行為。委員察悉，《條例草案》第6條建議不得倒掛、倒插國旗，不得倒掛國徽；不得以任何有損國旗或國徽尊嚴的方式展示或使用國旗或國徽；以及不得隨意丟棄國旗或國徽。有委員關注，如果市民是不小心倒掛國旗或者把國旗橫放是否違法。政府當局解釋，藉《條例草案》第10條引入的擬議新訂第7條，已訂明罪行的元素，即是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國旗、國徽或其圖像的方式，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或故意發布以上述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的情況，而意圖是侮辱國旗或國徽。

該等條文全為指引性條文，不附帶罰則，有關安排依循經修正的《國旗法》及經修正的《國徽法》的安排，並與《國歌條例》一致。政府當局表示，雖然上述指引性條文不附帶罰則，但任何人如違反我剛才提及的經修訂的《國旗及國徽條例》的擬議第7條，即屬犯罪，而有關的罰則水平最高可為第5級罰款及監禁3年。委員亦問及，如果市民出於愛國動機及並非為了商業利益而製造了具有國旗圖案的紀念品又是否違法。政府當局表示，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擬議第61條，上述情況並無違法，只要該等紀念品並非展示或使用於商標、註冊外觀設計或商業廣告、私人喪事活動，或行政長官以規定限制或禁止展示或使用國旗或其圖案的其他場合或場所，以及在該等紀念品上顯示的國旗或其圖案，是符合《國旗及國徽條例》附表1所訂明的規格。委員察悉，《條例草案》第7條建議在《國旗及國徽條例》加入新訂第4A條，訂明參與或出席升國旗儀式的禮儀。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廣泛宣傳相關條文需注意的事項，以加深公眾人士對參與或出席升國旗儀式的禮儀的認識。政府當局表示現正製作政府宣傳聲帶及短片，宣傳國旗、國徽及國歌，以及升國旗和奏唱國歌時應當遵守的禮儀。此外，《條例草案》亦建議，規定教育局局長須就將國旗及國徽納入小學及中學教育發出指示；以及就有關每日升掛國旗及每周舉行升國旗儀式的事宜，向指明學校發出指示。擬議新訂第7A條亦訂明，就處理升掛國旗事宜而言，專上院校須參照教育局局長發出的指示。委員關注到，日後如果有學校不遵從教育局局長的有關指示，將會有甚麼後果，以及當局會如何加強向教師提供在國旗及國徽教育方面的培訓。政府當局表示，教育局一直嚴格跟進在學校運作方面發現的任何違規事宜，並透過現有機制，例如發出口頭或書面警告或勸諭，要求學校作出糾正。如果有個別學校不遵從教育局的要求，教育局可行使《教育條例》相關條文所賦予的權力。在培訓及支援教師方面，政府當局表示，教育局會向學校提供更多相關學與教的資源。

代理主席，本人發言支持通過《2021年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法》及《國徽法》是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第二款，必須由香港特區在當地公布或立法實施，這是為了兼顧香港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及實際情況，而香港特區已於1997年7月相應制定《國旗及國徽條例》。2020年10月17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關於《國旗法》及《國徽法》的修正草案，並於今年1月1日起實施。因此，在法理上，香港特區有憲制責任在本港實施上述兩部經修正的全國性法律。這是《條例草案》出台的背景，其必要性是毫無疑問的。代理主席，眾所周知，國旗及國徽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全體國民都有責任維護國旗及國徽的尊嚴。特區政府表明，《條例草案》的原則是要體現經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正的《國旗法》及《國徽法》的規定、原則和精神，主要是保障國旗及國徽的正當使用，維護國旗及國徽的尊嚴，使市民尊重國旗及國徽，同時提高市民的國民身份認同感和弘揚愛國精神。《條例草案》於今年8月18日提交本會，隨後本會成立了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

同時，《條例草案》訂明不得以任何有損國旗或國徽尊嚴的方式展示或使用國旗或國徽，例如倒掛、倒插國旗或倒掛國徽，以及不得隨意丟棄國旗或國徽。此外，《條例草案》亦訂明參與或出席升國旗儀式的禮儀。《條例草案》就國旗、國徽的製造，作出具體的規定，並訂明供懸掛的國徽須由中央人民政府所指定的企業製造，同時，禁止將國旗、國徽或其圖案展示或使用於註冊外觀設計、商業廣告或日常用品。政府當局強調，任何人若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國旗、國徽或其圖像的方式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或故意發布以上述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的情況，即屬犯罪，不論有關行為是在現實生活中，抑或在互聯網的虛擬世界中作出，而有關的罰則水平最高可為第5級罰款及監禁3年。此外，警方在處理於海外作出的上述侮辱行為時，如有需要，會尋求海外執法機構的合作和協助。代理主席，完善法例條文，明確罰則，固然重要，但同樣不容忽視的，是如何進一步推廣關於國旗及國徽的教育。《條例草案》有新訂條文，規定教育局局長就將國旗及國徽納入小學教育及中學教育發出指示，以及就有關每日升掛國旗及每周舉行升國旗儀式的事宜向學校發出指示。法案委員會有部分委員建議，教育局局長需要就將國旗及國徽納入幼稚園教育發出指示，而獲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資助的大學所開設的國家安全教育課程，亦應涵蓋國旗及國徽教育，以讓所有在學學生都可以培養國民身份認同感。為此，當局要增撥資源，向學校提供更多相關學與教的支援，包括加強培訓老師。代理主席，為了避免市民誤墮法網，當局應就《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加強向公眾推廣和解釋，宣傳國旗、國徽及國歌，以及升國旗和奏唱國歌時所需遵守的禮儀。除了利用傳統的聲音廣播和電視渠道，當局也應與時俱進，充分利用社交媒體平台，增強宣傳效果。代理主席，法案委員會是支持《條例草案》在本會恢復二讀辯論的，而無論法案委員會還是政府當局，都沒有提出任何修正案，顯示社會各界對此沒有什麼爭議。一旦《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將自經制定的條例於憲報刊登當日起實施。

對祖國而言，五星紅旗就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而在五星照耀下、以穀穗和齒輪環繞天安門的國徽，象徵和標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是每個公民和組織也應當尊重和愛護的。1990年6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國旗法》，對國旗的尺度、升掛、使用和監督管理等作出規定。1991年3月，全國人大又通過《國徽法》，對國徽的製作、懸掛、國徽圖案的使用及監督管理等作出規定。然而，在實施《國旗法》的30年間，遇到一些新情況和新問題，例如國旗的通用尺度未能滿足中國國旗多樣化使用的需求；國旗升掛和使用的場合已不適應國家政治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就國旗的使用，存在一些欠缺規範的情況；及負責國旗製作、銷售、升掛丶回收的監督管理部門不明確等。

為與時俱進，針對實施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修改《國旗法》及《國徽法》，能完善國家標誌制度，有利營造維護國旗及國徽尊嚴的社會氛圍，對維護國家的形象有重要意義。在香港，《國旗法》及《國徽法》載於《基本法》附件三。1997年7月，通過制定《國旗及國徽條例》，透過本地立法在港實施。

《條例草案》於8月刊憲，並於同月提交立法會。是次修訂的內容相當豐富，剛才法案委員會主席張國鈞議員已作出詳細介紹，我在此不再重複。不過，從法案委員會的討論內容所見，我們與內地修正《國旗法》及《國徽法》的關注點明顯不同。在香港，大家更關注的，是防止不尊重國旗和國徽的行為。《條例草案》本身已體現經修正《國旗法》及《國徽法》的規定、原則和精神，並保障國旗和國徽的正當使用，維護國旗和國徽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同時兼顧香港普通法法律制度的實際情況。

專上院校亦須參照教育局局長發出的指示，處理有關每日升掛國旗及每周舉行升國旗儀式的事宜。我希望在《條例草案》獲通過後，政府能密切留意學校推行國旗及國徽教學的情況，並投入更多學與教資源，以確保這種愛國教育具有成效。

去年10月1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國旗法》及《國徽法》修正草案以作出多項修訂，並於今年1月1日起在內地全面實施。因此，香港有憲制責任盡快就本地的《國旗及國徽條例》作出相應修訂。此外，因應去年年中本會通過《國歌條例》及回歸20多年來實施《條例》所累積的經驗和個案，香港亦有需要更新及完善《條例》。

代理主席，這是我們基本的憲制責任。去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香港作為國家的特別行政區，亦要根據《基本法》附件三，將有關的修訂透過當地立法，適用於香港，這是必須做，亦應該準確地做的。除了憲制責任外，在坊間聽到更多的是："為何又是要立法、立法、立法？

其實，我和大家一樣，也很希望不需要透過立法，甚至提升至國家憲制層面來要求人民尊重國旗和國徽，更甚要寫得如此具體。國旗和國徽是國家的尊嚴，亦是我們14億人民，包括香港人和澳門同胞，我們都是14億人民的一分子，理應不需要有任何的規定，應出自內心尊重自己的國家和民族的象徵。

香港的教育為甚麼不堪至此？所謂"面就人哋俾，架就自己丟"，本來有些東西根本真的不需要立法，我一直的判斷是本來也不需要就國歌立法，但香港不斷有人公開故意作出這些行為。

我們在修訂中看到，有些條文寫得很細緻，例如第4A條，特別提到在面向國旗時要肅立。其實，自己在面向自己國家的國旗時要肅立，這應是很自然流露的尊敬，並向國旗行注目禮或敬禮；就此，我覺得香港人未必很熟悉注目禮，所以，在教育推廣方面，大家可以多下工夫。但是，我認為如果一個人很尊敬自己的國家，其自然流露的形態便是會很莊重，以示尊重國家和民族的象徵。在過去數年，很多人故意甚至用不同的形式來侮辱自己的國家。在科技發達之後，更多人喜歡使用互聯網、social media，亦有些國家唯恐天下不亂，例如有些丹麥報章把中國國旗的五粒星改為五粒冠狀病毒。這些行為是萬萬不能接受的，如果在我們的國土發生，理當屬違法。所以，我覺得在《條例草案》經過修訂之後，人們就不可以再有藉口，說因為自己無知。其實，他們無知都應該知醜，但這樣無知就是犯法，他們是自己"邀請"制定法律來規範這些本來是一個人的基本品德，一個國民的基本國格，但這樣也要用法律來說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希望教育局局長很清楚，所有香港人根本都應該表示尊重。不過，那些人說不知道，老師又說不知道，校長說看不到，而教育局局長是應該、必須去處理的。他們最怕的，有時候不是法律，代理主席，他們最怕的就是教育局局長。

大家有點不想這樣，我覺得仍然有部分學校未必很甘心情願地依從，但它們必須這樣做，因為在中國的特別行政區裏辦教育，怎可以不把國民教育好好地辦好？

總而言之，就將來的科技，凡是一個合理的第三人看到這是中國的國旗，任何人就不可以公開及故意玷污它或以任何方式侮辱它。我認為國旗、國徽代表了我們國土的完整、14億人民和國家的尊嚴，不得受到任何形式的污衊和侮辱，這是做人的基本品格，也是作為中國人的基本國格。我認為國旗、國徽代表了我們國土的完整、14億人民和國家的尊嚴，不得受到任何形式的污衊和侮辱，這是做人的基本品格，也是作為中國人的基本國格。

國旗、國徽是國家的象徵與標誌，代表國家的權威和尊嚴，是國家制度的重要內容，亦是增強國家觀念、凝聚愛國情懷的重要承載體，無論在任何場合下都不容許褻瀆、踐踏。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2020年10月已通過《國旗法》和《國徽法》的修正草案，並於2021年1月實施，以完善國家標誌制度，更好維護國家的形象和尊嚴。原本的《國旗法》和《國徽法》早於1997年7月納入《基本法》附件三，並透過制定《國旗及國徽條例》，以本地立法方式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因應修正的《國旗法》及《國徽法》內容，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在本港實施上述兩部經修正的全國性法律，杜絕在本港出現任何不尊重國旗、國徽的不當行為。此做法既符合"一國兩制"原則，亦和通過制定《國歌條例》來實施《國歌法》的做法一致。今次《條例草案》的立法目的非常清晰，是禁止所有故意並公開侮辱國旗或國徽的行為。修訂重點包括明確國旗及國徽的使用規定、升國旗儀式的禮儀及收回機制、釐清有關侮辱國旗及國徽罪行的條文、加強學校教育和推廣，增加市民的國家觀念和弘揚愛國精神，廣泛在社會形成尊重、愛護國旗及國徽的氛圍。過去香港出現一些亂象，有人肆意踐踏、公開侮辱國旗及國徽，尤其在"黑暴"亂港時期，暴力示威重創香港，暴徒公然侮辱和焚燒國旗、污損國徽、衝擊中央駐港機構，這些肆意妄為的犯罪行為，嚴重衝擊"一國兩制"的底線，公然挑戰國家主權，更傷害14億同胞的愛國情懷，決不能姑息。這次的修訂清楚列明禁止任何人公開或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旗和國徽，不論是發生在現實生活抑或網絡平台上的行為，均屬違法，任何有犯罪意圖的人將難逃法網。"黑暴"猖獗，正正暴露本港國情教育和國民教育的缺失。今次《條例草案》規定，中小學須教育學生了解國旗及國徽的歷史和精神內涵，遵循其使用規範及禮儀，使港人從小可以認識國情，培育正確的價值觀和愛國情懷。一旦《條例草案》通過後，教育局會就每日升掛國旗及每周舉行升國旗儀式的事宜，向學校發出指引。我期望當局更要加強對學校的支援，協助學校落實相關教育工作，亦要向教職員提供充足的指引，確保他們掌握升掛國旗時應有的態度與禮儀，以及能夠向學生傳遞正確的國旗及國徽知識，引領學生全面認識國情，從而增加對國家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但是，過去有不同的政府部門曾發生掛錯國旗的"烏龍"事件，雖然是無心之失，不存在犯罪意圖，不構成刑責，但涉及公眾觀感的問題，希望相關部門可以經一事長一智，引以為鑒，採取措施防止類似事件再度發生。事件亦反映，政府有必要加強公務員的國情教育工作。早前政府記者會竟然把"中華人民共和國"，錯寫成"中國人民共和國"，這種低級錯誤出現在以嚴謹見稱的公務員體系，難以被公眾接受。

我亦留意到，過去在一些大型群眾活動結束後，經常出現隨意丟棄國旗的場面，這些損害國家尊嚴的行徑，實在不應該再發生。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去年通過《國旗法》及《國徽法》的修正草案，香港亦需要作出相應的修訂。在今次修訂中，政府主要提出3項修正，包括明確國旗及國徽使用的規定；加入禁止將國旗、國徽作某些用途及釐清有關罪行的條文，以及就國旗及國徽的教育和推廣作出規定。我特別關注教育推廣問題。《條例草案》規定，教育局局長須將國旗及國徽納入小學及中學教育，以教育學生國旗及國徽的歷史和精神、國旗升掛及使用的規範，以及在升國旗儀式上應當遵守的禮儀。局長亦須就每日升掛國旗及每周舉行升國旗儀式的事宜向指明的學校發出指示。國旗及國徽均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代表着國家和民族的尊嚴，任何人都必須予以尊重。事實上，香港回歸後已經制定《國旗及國徽條例》，但一直也沒有為國旗、國徽教育作出規範。雖然學校也有作簡單教授，但內容很有限及流於表面。回想"黑暴"期間，"黑衣人"多次作出侮辱國旗、國徽的惡行，作為中國人，看到這些行為，以及看到象徵國家的國旗、國徽這樣被人侮辱，實在令人心痛。為何香港會有人做出如此離譜的事情呢？我相信是因為回歸以來，香港在反對派的影響下，一直強調"兩制"的重要性，卻淡化"一國"的原則。政府要推動國民教育，便立即會被反對派攻擊得體無完膚，甚至掀起一場所謂的反國教運動。因此，過去20多年，學校甚少教授有關國家的知識，即使有，亦只是點到即止。青年人根本沒有國家的觀念，不知道何謂愛國情操，反而長期被反中亂港的傳媒誤導，在潛移默化下，結果有些年輕人已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竟然做出侮辱國家及民族尊嚴的事情。現在"黑暴"已除，香港可以推動國民教育，教育青年人正確的國家觀念，而今次《條例草案》規定將國旗及國徽納入中小學教育，要求學校每日升掛國旗及每周舉行升國旗儀式，確實可以配合國家的國情教育。我希望教育局做好有關工作，好好教導年青人，讓他們明白我們是中國人，必須尊重國旗、國徽。此外，《條例草案》亦會清楚訂明，無論是在現實生活或網絡平台上公開侮辱國旗或國徽，均屬違法行為，刑罰水平亦不變。政府解釋，有關修訂只是反映立法目的和原意，而非擴大侮辱行為的範圍，同時亦與《國歌條例》維持一致。我支持有關做法，有不少網民喜歡在網上"惡搞"，以為只是玩玩而已，無需要負責任。現在《條例草案》訂明在網上侮辱國旗和國徽同屬違法，正是提醒大家不要以身試法。

我認為作為一個中國人，於法、於情、於理均應全力支持《條例草案》。首先，我十分高興法案委員會高效率地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相信大家還記得，去年我們在審議《國歌條例草案》時，遭到"攬炒派"議員惡意"拉布"阻止，甚至在議會上擲臭蛋、潑臭水，結果我們幾經艱辛才能完成審議《國歌條例草案》。今天，我們順利恢復這項性質相同的《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這正正反映出，隨着《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逐步落實，香港已經恢復生機，我們的議會亦已回復理性，以及高效率的工作，這無疑是令人欣喜的。代理主席，修訂《國旗及國徽條例》是我們應有之責。去年10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並將之納入《基本法》附件三。因應這兩項全國性法律的修改而對《國旗及國徽條例》作出相應修訂，本來就是特區政府理應承擔的憲制責任。更重要的是，國旗和國徽是國家的象徵，而尊重自己國家的國旗和國徽是每一名市民應有之責。《條例草案》正是為了更好地保障國旗和國徽的正常使用，維護國旗和國徽的尊嚴；並使市民尊重國旗和國徽，提高市民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及弘揚愛國精神。對於這項以尊重我們國家國旗和國徽為核心精神的《條例草案》，我相信每一名愛國愛港人士都不會反對。代理主席，《條例草案》的內容清晰易明，值得支持。

這一系列的修訂，不但體現了經修正的《國旗法》和《國徽法》的規定和原則，亦令原來的《國旗及國徽條例》更完善。我最關注的是，《條例草案》加入新訂條文，將國旗及國徽納入中小學教育，我認為這絕對是有必要的。首先，我認為教育學生熱愛自己的國家，尊重國歌、國旗和國徽，是教育的根本。如果一個學生連自己國家也不懂得如何尊重，甚至做出侮辱國歌、國旗和國徽的劣行，那麼即使這個學生成績再好，將來成就再大，都不會得到別人的認同和尊重。再者，以香港目前的教育情況來看，將國旗及國徽納入中小學教育便更顯重要。大家有目共睹，由於香港長期缺乏愛國教育，令香港部分青年和學生毫無國家觀念，亦對尊重國旗毫無意識。在修例風波中，部分青少年更是以侮辱國旗和國徽為榮，所作所為令人憤怒，這更印證了將國旗及國徽納入中小學教育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政府當局在考慮委員的意見後，認同應討論和適度修訂《區旗及區徽條例》，並迅速在法案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作出回應，表示計劃在下一個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相關法案。我認為這體現了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重視議員的意見、積極回應議員的關注，這是值得肯定和點讚的。我相信，只有政府願意認真聆聽社會各界的意見、積極務實地作出跟進，"少耍太極，多做實事"，才會贏得市民的支持。

是次修訂是因應2020年10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修正草案而作出。由於《國旗法》及《國徽法》已列入《基本法》附件三，根據《基本法》的要求，特區政府有憲制責任就已經列入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進行本地立法，所以是次修訂的目的是配合全國性法律的要求。國旗及國徽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代表國家的尊嚴，必須受到國民的尊重，這是政治常理，也是任何國家都會有的要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以往在一些反政府示威活動及2019年反修例"黑暴"中，不難見到破壞國旗、國徽的行為。最令人憤慨的是，2019年7月21日示威者塗污中聯辦國徽的暴行，更是明顯挑戰中央及特區政府底線、嚴重侮辱國家尊嚴的行為。由此可見，修訂《國旗法》及《國徽法》實屬必要。代理主席，訂下罰則只能解決違法行為的問題，但仍有不少人會描述不同的灰色地帶或情景，要求政府解釋是否違法。這些人無論是有心還是無意，關鍵在於是否以尊重態度看待自己的國家，其實在處事待人方面，也需要秉持同一尊重態度。因此，立法只是其中一步，更重要的下一步是要從根本做起，從學生階段培養國民身份認同，在不同程度上讓學生了解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經濟、政治體制等各方面的發展，要求學生認識自己國家的國旗、國歌及國徽，指導青少年學習尊重和建立正確的價值觀。這是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的一部分，更可避免他們因無知而被人誤導，觸犯法例，自毀前程。是次修訂如獲得通過，政府日後須進行不少跟進工作，包括首先要為中小學提供適當的教材大綱，為老師提供適當的培訓。這關係到如何正確解讀相關知識，利用生動的方法和教學技巧，讓學生容易理解和記憶。在這方面，教育局應着手準備對授課老師進行培訓。在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的階段，我曾詢問當局有否在培訓授課老師方面制訂一套統一的指導大綱，讓他們在授課時有所依據，避免個人理解出現偏差，向學生傳達錯誤信息，而負責授課的老師又是否必須參加教育局負責的培訓活動。當局回覆謂目前對老師的培訓並沒有一套統一的要求，參加人選由學校自行推薦，未來有需要時會加強相關工作。我認為政府對老師的國民教育要求和培訓明顯不足，教育局有責任為老師設計一套標準的培訓課程及指導大綱，並要求教授相關科目的老師必須參加一定時間的培訓，並組織到內地考察和交流，令相關老師對祖國有較全面的了解，對國旗、國徽有更正確的認識。其次是加強公民教育，指導團體及公眾正確使用國旗和國徽。《條例草案》對國旗、國徽的使用方法有詳細的要求，但部分條文對普通人而言較難理解，一般人不易解讀。事實上，以往政府部門和一些公私營機構都曾印錯區旗，掛錯國旗和區旗的情況亦時有發生，我建議特區政府就此推出一套視覺化、容易操作的使用指南。舉例而言，所有立法會議員都會收到一份資料包，當中有立法會標誌的字體、顏色、尺寸、應用場景和使用標準的資料，以及相關的原始檔案，方便議員在印製宣傳品時正確使用相關內容。類似的識別形象手冊在一些大機構內亦有使用，以方便轄下公司執行。特區政府應參考此種方式，就如何使用國旗、國徽、國歌和區旗、區徽制訂一套標準方案，指導各機構及公眾人士參照使用，並同時在不同媒體不時宣傳國旗、國徽的使用要求，避免有人誤墮法網。最後是執法問題。我曾在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關注，表示除擔心公眾錯誤使用國旗、國徽之外，亦擔心使用國旗、國徽時的周邊環境指引不夠清晰，被有心人利用周邊環境和其他標語貶損國家尊嚴。局長當時表示，行政長官可規定在哪些場所、場合展示國旗、國徽，如有涉及公開故意侮辱的行文，即屬觸犯條文規定的罪行。我希望在《條例草案》通過後，政府經過一段時間的研判，再制訂更加清晰的指引，以免引起爭議。

我們當時在審議《國歌條例草案》期間，仍身處議會的"攬炒派"議員必定會衝出來搗亂、傾倒穢物、衝擊主席台，代理主席你的人身安全，當時可能真的備受威脅。所以國家推出《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確實震懾了"攬炒派"的力量，讓整個社會恢復理智，由亂及治。過去"攬炒派"經常就有關國旗、國歌、國徽甚至國家安全的法例，胡亂地斷章取義、危言聳聽，將之形容為可讓每位市民動輒得咎的工具。現在回望，這些當然都是不值一哂的言論，而他們也注定會被釘在歷史的耻辱柱上，因為全世界人民都必定會尊重自己的國歌、國徽和國旗，這些都是國家的象徵。正如我們國家的五星紅旗，紅色代表了革命烈士的鮮血。

市民出於愛國之心，將國旗和國徽印在口罩、衣服或日用品上，究竟是否犯法？

那便有賴政府日後進行宣傳教育，令市民從認知以至行為均能保護和尊重國旗、國徽。市民基於愛國情懷，以各種方式表達對國家的感情，是一件天大好事，因這既涉及對國家的尊重，也涉及法例，只要嚴肅處理，便不用害怕誤墮法網。在宣傳教育方面，我們必須做好教育工作，特別是學生和青少年的教育工作。此舉的目的是加深大家對國情的認識，對我國歷史的了解，令我們明白國家如何從一窮二白的極艱難景況下一路走來，前人作出了甚麼犧牲，國家今天又有甚麼成就，將來須面對何種挑戰和問題。我們要團結、奮進、一起努力，形成一種具有廣大市民共識的愛國主義，這才是維護國旗和國徽的最好方式，而以上種種當然必須從學校做起。所以，當局須鼓勵學校成立本身的升國旗隊伍，培養隊員對升掛國旗標準程序的認識，亦須要求老師接受一定時數的培訓，依循相關課程指引。我亦希望由權威機構制訂教材套，讓師生對使用國旗、國徽有精準的理解。

故此，對於這些教育上的細節，希望不單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教育局也同樣要關注。但願透過今次的法例修訂工作，加上從教育入手，由基本做起，能向市民帶出正確的信息，告訴大家必須尊重、保護國旗，讓我們能在一個新時期中更好地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我們千萬要警惕，不能再出現過去數年大肆侮辱國旗、國徽的事件，因這些事件會大大破壞內地同胞對香港人的印象。只要有一小撮人作出這類極其惡劣的行為，便足以破壞很多內地同胞對香港人的印象，對香港參與國家發展大計構成極大阻礙。所以，希望是次法例修訂工作是一個新起點，能令市民更加打從心底熱愛我們的祖國。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
國旗及國徽象徵國家尊嚴，我們當然應該尊重，但很可惜在過去幾年，我們經常看到，並在新聞報道中發現，確實有些香港市民做了一些破壞的事情，例如焚燒、損毀、玷污及塗污國旗及國徽，甚至把國旗扔下海。在我們議事廳裏，也曾有位前議員竟然倒插國旗。所以，更加凸顯了我們加強立法和推行國民教育的重要性。今次這項修訂是由於全國人大常委會在去年10月17日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的修正草案，並於今年1月1日實施。由於這兩部全國性法律已經列入《基本法》附件三，香港特區有憲制責任在香港實施有關法例。今次修訂主要針對7個範疇：國旗及國徽的使用；不得不適當使用國旗及國徽；參與或出席升國旗儀式的禮儀；擴大禁止將國旗、國徽用作某些用途的範圍；保護國旗及國徽；國旗及國徽教育；以及納入聲音廣播服務及本地電視節目服務。

《條例草案》清楚訂明構成侮辱國旗及國徽罪行的相關條文，包括禁止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國旗、國徽或其圖像的方式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或故意發布以焚燒、毀損、塗劃、玷污或踐踏國旗、國徽或其圖像的方式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的情況。因此，不論是在現實生活還是虛擬世界中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旗及國徽的行為，均屬犯罪。今次的刑罰水平維持不變，最高可處以罰款5萬元或監禁3年，其實與有關侮辱國歌的刑罰水平一致。《條例草案》的立法原則相當清晰，就是必須體現經修正的《國旗法》及《國徽法》的規定、原則和精神，保障國旗及國徽的正確使用，維護國旗及國徽作為國家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使市民尊重國旗及國徽，增強市民的國家觀念和弘揚愛國精神，同時兼顧香港特區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及實際情況。所以，單單刑罰是不足夠的，今次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加強了教育。我特別高興看到今次修訂新增了現時條例未涵蓋的國旗及國徽教育的部分，列明教育局局長須就將國旗及國徽納入小學教育及中學教育發出清晰指示，亦要求專上院校須參照教育局局長的指示行事。有了明確指引後，我相信對於從小開始加強國民教育是有好處的，特別是對幼兒園和幼稚園的教育其實也會發出這個指示。接下來，我認為最重要的下一步，就是要加強培訓老師。老師一定要很清晰知道如何做才是正確的，讓我們一代一代，從小便開始培養市民尊重國旗及國徽，尊重我們國家的尊嚴。我們當然很關注，因為現在我們日常出席很多活動時，坊間也會升掛國旗和奏唱國歌。《條例草案》第7條建議加入第4A條，訂明參與或出席升國旗儀式的禮儀。

所以，我們要求政府當局一定要廣泛宣傳相關條文須注意的事項，讓公眾可以加深認識任何人士參與或出席升國旗儀式的禮儀，亦要知道在甚麼情況下才應該升掛國旗，以及無須擔心疏忽或無法站立等情況會招致出現犯法行為。其實，相信一般市民都會很尊重國旗及國徽，也明白舉行升國旗儀式時需要遵守一定禮儀。當然，如果是以往的立法會，我相信我們是難以如此平靜地討論今次這項條例草案，因為我記得以往只是討論唱國歌時是否需要站立，也會有人不斷"拉布"，又在議會內提出一些很"無厘頭"的問題，讓這些應該獲盡快通過的法例無法通過或被阻撓。今天我們的議會回復平靜和理性討論，事實上也是一個相當好的開始。所以，我希望《條例草案》通過後，政府在宣傳和推廣教育上做得充足一點；日後若有與國家尊嚴相關的法例修訂時，我希望也可以做得仔細一點，可以一次過做足所有工夫。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2021年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旨在因應全國人大常委會於去年10月17日修訂《國旗法》和《國徽法》並於今年1月1日施行，在香港特區實施這兩部經修正的全國性法律。修訂法例的原則包括保障國旗及國徽的正當使用，維護國旗及國徽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使市民尊重國旗及國徽，提高市民的國民身份認同感和弘揚愛國精神。其實這些原則本來是天經地義的，國旗、國徽和國歌均是國家的象徵，標誌着國家的尊嚴。保障國旗、國徽和國歌的正當使用其實等同尊重自己的國家。作個比喻，國家猶如自己的父母，若有人侮辱你的父母，你會否啞忍或接受？甚至你會否主動侮辱自己的父母？我相信可能有這樣的人，不過這些人可能是禽獸。

我剛才提到的人士，為何他們對自己的國旗有這樣的行徑呢？

我知道有些很愛國的香港市民會在外面製作一些T恤，他日這些朋友的衣服會否因未獲批准和同意而有機會被視為在法例上不恰當呢？

他們兩位都是非常愛國的朋友，當然都願意為社會服務。但是，名叫"林偉文"的，其實除我黨的兩位外，我想其他愛國朋友也知道，香港還有另一位林偉文。

這個故事告訴大家甚麼呢？就是其實就愛國而言，教育和父輩對年青人的影響很深遠。若父親愛國，正常的子女也應該同樣愛國。所以，今後如何可以繼續培育和教育下一代呢？

愛國是需要行動去實際表達的，而守護國徽、國旗及尊重國歌，這些其實是基本的，亦是我們所有香港人應當做的。所以，剛才的故事就是告訴一些香港朋友，我們願意走出來守護我們自己國家的尊嚴。最後，我還想分享，大家其實也留意到孟晚舟女士的故事，已足足糾纏了3年。

因為她的故事，香港市民或中國人其實都看得很清楚，就是美國用一些藉口，因為要打壓中國，因為華為這家企業很大，便硬把她扣留在加拿大足足3年，用一些似是而非的法例，令孟女士不能回國。但是，大家看到最後，3年之後，孟女士返到我們的國家。如果我們的國家不是那麼強大的話，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很多中東其他國家之前的經歷，莫說一個人想安全返香港......sorry，安全返回自己的地方，就連自己國家想保留一個完完整整的城市，其實也很艱難。

然後，我們亦火速在今年8月，特首會同行政會議推出《2021年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今天是9月29日，以8月10日推出《條例草案》至今，只是短短1個半月時間多一點，效率非常高，這正正展示出香港立法會必須要有的效率。回顧去年7月，行政長官宣布因疫情問題，把立法會換屆選舉延後最少1年時間，以準備抗疫工作。在短短1年多的時間裏，我們刷新了很多紀錄。我們完善了選舉制度，公職人員要履行宣誓，今天我們亦進行了《國旗及國徽條例》的修訂。進行這一連串工作是為了甚麼？

無論是在立法會或政府出任公職、為市民服務，甚至將來參與其他公職行列，無論是法定機構甚至諮詢機構，我相信都要一體化，全部都要宣誓。宣誓是要彰顯愛國、愛港的標準、內涵。如果這方面做得不到位，以後的東西都會出問題。

稍為輕微地批評，就是幼稚，可以做出如此荒誕的行為；如果說得重一點，這是叛國的行為。在別國，一則終生監禁，一則死刑，並不是好像現時我們說貶損、損壞國旗、國徽，純粹判他level 5罰款或入獄兩年，這根本已經對他非常仁慈。作為一個國家的國民，必須要有一種愛國情懷，等同你從媽媽的肚子出世，要孝道、要愛護和尊敬長輩，這與中國人向來有的儒家思想絕對吻合。但是，即使別國沒有儒家思想，也脫離不了這個框框。為何香港會有這麼喪心病狂的人出現？為何我們會藐視自己的國旗，會塗鴉、貶損、損毀我們的國徽？在"黑暴"期間大家在電視看到這幕出現的時候，其實心裏覺得驚心動魄。但是，當其時我們可能就是過於驚心動魄，不知如何反應過來。

所以，我已經對保安局局長說，一定要拘捕他們，不用等第二十三條立法，現在就有《刑事罪行條例》。主席，我沒有拉得太遠，國旗、國徽就是要彰顯我們要有一種愛國情懷，否則宣誓時，我們為何要面向國旗、區旗來宣誓呢？所以，這個象徵性的含意不是表面的象徵，實際上當中有非常深厚的意思，是要撥亂反正。香港仍然有很多這樣的人，即使有10%都已很厲害，750萬人的10%，這些人你跟他講道理，是不可理喻的；有20%是支持他們，其他那些是羊群心態。

要撥亂反正，將那些羊群心態的人納入正軌，而那些喪心病狂的人根本無藥可救，只能夠嚴刑對待。局長，我對你寄以厚望，以多位局長來說，你所肩負的"瓣數"最多，由深到淺都是由你去做，完善了我們的選舉辦法，現在是國旗、國徽的問題。但是，如何落實執行，你必須與你的同僚、教育局局長楊潤雄，甚至轄下所有執事的，不要以為"A字膊"、時運高看不到，所有官員都是問責制的，逃得一時，逃不得另一時。

如果沒有，我現在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在過去幾個月，我很高興看見議員及社會各界都全力支持盡快審議《條例草案》，讓香港特區以本地立法的方式，充分體現國家經修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的規定、原則和精神，早日完成特區政府的憲制責任。我之前已經在不同的場合提過，國旗、國徽和國歌是我們國家的象徵和標誌，代表着我們國家的權威和尊嚴。因應實踐中存在的新情況、新問題，國家因時制宜，在去年10月完成修訂《國旗法》及《國徽法》兩部全國性法律，以完善國家象徵和標誌的制度，更好維護國家的形象和尊嚴。由於兩部全國性法律早於1997年7月已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並透過《國旗及國徽條例》以本地立法方式在香港實施，特區政府決定修訂《條例》，以在香港實施這兩部經修正的全國性法律，此做法完全符合《基本法》的規定及"一國兩制"原則。《條例草案》的立法原則非常清晰，就是必須體現經修正的《國旗法》及《國徽法》的規定、原則和精神，即保障國旗及國徽的正確使用，維護國旗及國徽作為國家的象徵和標誌的尊嚴，使市民尊重國旗及國徽，增強市民的國家觀念和弘揚愛國精神，同時兼顧香港特區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及實際情況。除了不適用於香港特區的條文外，經修正的《國旗法》及《國徽法》其餘大部分的條文已適當地納入《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有3個修訂重點：第一，明確訂明國旗及國徽的使用規定，包括加入有關參與及出席升國旗儀式的人當守的禮儀、不適當使用國旗或國徽的情況、國旗及國徽的收回處置方式、在指定網站首頁使用國徽圖案等條文。《條例草案》賦予行政長官權力，可就國旗及國徽的收回處置方式，以及在指定網站使用國徽圖案的事宜作出規定，並將有關規定公布。就國旗及國徽的收回處置方式，市民或活動主辦方將來有責任將破損、污損、褪色或不合規格的國旗及國徽交回各區特定的回收點，由特區政府統一處理。當然，我們鼓勵市民盡可能重用合規格的國旗及國徽，這樣既可弘揚愛國精神，同時亦符合環保原則。第二，加入禁止將國旗、國徽作某些用途的情況，以及釐清侮辱國旗及國徽罪行的條文。我們的立法原意亦十分清晰，是禁止任何公開及故意侮辱國旗或國徽的行為，這包括發生在現實或網絡世界的行為。為更好反映此立法原意，我們參考了《國歌條例》的草擬方式，將現行《條例》中有關侮辱國旗國徽罪行的條文更清晰化，而刑罰水平則維持不變。第三，就國旗及國徽的教育和推廣作出規定，加強學生及市民對國旗及國徽的認識。《條例草案》要求教育局局長須就將國旗及國徽納入中小學教育，以及學校每日升掛國旗及每周舉行升國旗儀式的事宜發出指示。教育局會按現行機制，向學校發出指引，並適時提供相關資源和支援，協助學校落實有關要求。另外，《條例草案》亦要求本地持牌電視台及電台，須播放宣傳國旗及國徽的政府宣傳聲帶或短片。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正製作有關的政府宣傳聲帶及短片，預計於《條例草案》通過並生效後播出。總體而言，《條例草案》的根本原則及精神是"尊重"，尊重我們的國家，尊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徵和標誌的國旗及國徽，此乃我們國民之義。就着一些意圖侮辱國旗或國徽、公開及故意作出侮辱國旗或國徽行為的人士，《條例草案》則保留相關刑責和罰則並加以清晰化，予以懲治阻嚇，實乃教懲並重。在法案委員會的審議過程中，我們感謝委員就個別條文及執行細節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並表達了不少寶貴意見。在此，我謹就議員較為關注的條文和事項作出扼要的說明和回應。首先，部分議員關注違反指引性條文的規定，會否構成侮辱國旗或國徽的行為，從而觸犯修訂後的《條例》第7條所列有關保護國旗、國徽的罪行。正如我剛才所說，《條例草案》的其中一個重點是明確國旗及國徽的使用規定。就此，為沿用兩部全國性法律的相關安排，《條例草案》加入若干指引性條文，例如不得倒掛、倒插國旗，不得倒掛國徽等。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21年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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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21年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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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18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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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動議"本會採納此報告"的議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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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1年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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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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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國旗及國徽條例草案》。

主席，尊重個人私隱，驟眼看似沒有太高難度，但隨着信息的自由流動，實際上，香港以至全球社會均同樣面對"起底"這個問題。在2019年"黑暴"期間，香港惡意"起底"的情況更趨嚴重，成為攻擊他人的利器。不少公職人員首當其衝，警隊、懲教署等紀律部隊人員處於風暴的中心；我們立法會議員、老師，甚至是商界的負責人同樣不能幸免；一旦捲入這股風暴中，當事人及他們的家人就會受到嚴重影響，人身安全一度也受到威脅。今天政府提出《2021年個人資料條例草案》，就是希望透過立法的方式保護市民的私隱，糾正"起底"歪風，我絕對支持本條例草案。正如我剛才提到，警隊及其家屬處於"起底"的風浪尖，在最惡劣的時間，律政司司長及警務處處長曾為制止他人非法及故意進行"起底"而申請臨時禁制令，但仍然有很多人沒有遵守，去年便有4人被裁定藐視法庭。正如麥美娟議員剛才提到，本周一，入境事務處一位前文書女助理在未獲授權下登入政府系統，取得政府官員、法官、警員和家屬等215名公職人員的個人資料，交予即時通訊軟件發放，雖然被判入獄45個月，但她干犯的罪行是藉公職作出不當行為，而不是觸犯《個人資料條例》。現時《私隱條例》並沒有特別針對"起底"的罪行。在2019年6月至2021年6月這兩年期間，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共處理5,800宗侵犯個人資料私隱的"起底"個案，亦主動聯絡網站、社交平台或討論區的營運商，要求移除6,380條涉及"起底"的連結。不過，由於《私隱條例》沒有法定權力，只屬勸諭性質，以致最終只有大概七成的"起底"連結在私隱公署的要求下被移除而已。

政府建議修訂《私隱條例》，讓私隱公署擁有法定權力要求這些服務供應商執行停止披露的要求，以盡早將涉及侵犯個人資料的"起底"內容移除，目的也是為避免進—步散播該等個人資料，減少對受害人的傷害。雖然新法例的要求是希望透過一條龍方式，以達致迅速處理事件的效果，但現時的做法是，涉及恐嚇或煽惑並對受害者構成心理傷害的"起底"行為，則視為刑事罪行，通常案件會轉介警方調查跟進。而《條例草案》建議直接賦權私隱專員進行刑事調查、收集證據及提出檢控，無須把個案轉介警方進行調查，希望可以加快執法行動。但是，我留意到，政府只打算通過內部的資源調配來應付私隱公署面對的新挑戰，這一點或會影響未來執法的成效。雖然私隱公署會考慮聘用退休執法人員、資深刑事法律師負責調查及檢控工作，甚至未來亦計劃與警方採取聯合行動，但反"起底"的工作實際上必須與時間競賽，希望政府能確保相關人手編制一定要到位。同時，警方與私隱公署的角色及分工，日後必須要理順。我亦期望政府能定期檢視在執行上是否順暢，以及能否掌握最新的相關網絡知識。此外，我亦留意到政府已回應議員的憂慮，避免因舉證的門檻較高而未能夠入罪，最後決定在《條例草案》引入兩級制的"起底"罪行。第一級罪行，在未獲資料當事人同意的情況下，披露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最高可以被監禁兩年。至於第二級罪行則確立，如果對當事人或其家人造成可證明的傷害，最高可被處罰100萬港元及監禁5年。然而，不論罰則屬重或輕，徹底解決"起底"行為需要透過公眾教育才能根治。

所以，我們看到當時警務人員、很多公職人員被"起底"的時候，政府唯一可以幫助他們的方法就是申請禁制令。可是，申請禁制令需要花很多錢，而且不是很快可以得到足夠補救，儘管法官們相當同情和支持這些受影響的警務人員，很快便向他們發出了臨時禁制令，而選舉事務處亦同意不會在選民登記冊中披露他們的資料。

"起底"或透露個人私隱現時已是一項罪行，但修訂引入兩層罪行，以區分泄露他人資料，而只是罔顧導致傷害或有意導致傷害的罪行；以及更嚴重的、造成嚴重傷害的罪行。

我覺得很需要作出這些修訂，亦要賦予私隱專員更多權力進行調查、搜查、要求協助或提供資料，或移除這些網上資料，讓受害人無須動輒要透過民事程序申請禁制令。正如麥美娟議員和陳振英議員剛才都提到入境處一名女文員在未得許可下，披露了數百位人士的個人資料，我們看到可能由於目前《私隱條例》沒有訂定相應罪行，所以政府要控告她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如果《私隱條例》經修改後，有了相應的罪行來制裁這些行為，每位市民的個人資料都可受到更充分的保障。我亦同意麥美娟議員提到的其中一點，就是這名女文員泄露個人資料的事件，令我們思考為何入境處沒有做好保護個人資料的措施呢？據我了解，其實每位不同職級的人員，也應該在有真正需要時，才可得到電腦系統中的一些access code，讓他進入電腦拿取資料，為何今次會出現這個漏洞呢？我希望入境處已經堵塞了這個漏洞。

我希望除了入境處外，其他有關部門也要留意這一點，我們將來不單要制裁及懲罰那些未經許可披露他人資料，使他人受到網上欺凌的罪行和惡行外，更加要求所有擁有個人資料的機構必須做好必需的保安措施。

在2019年"黑暴"開始，社會陷入撕裂，而"起底"是當時非常盛行的欺凌手段，透過公開他人的電話號碼、身份證號碼、住址等個人資料，繼而作出一些滋擾和欺凌的行為，奈何鑒於整個過程在網絡上進行，執法其實非常困難，而很多個案亦無法檢控。我們議會內亦有很多人身受其害，警務人員及其家屬更成為被攻擊的主要目標，輕則不斷收到滋擾電話，或是有人"幫忙叫外賣"，禍及家人和子女，情況非常嚴重，亦令人感到非常擔心。根據立法會提供資料，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於2019年6月至2021年4月，接獲和主動發現超過5,700宗"起底"投訴個案，亦把超過1,460宗涉嫌違法個案轉交警方作刑事調查及考慮檢控，當中警方拘捕了17名涉嫌違法人士，有2人被定罪，其中1人被判監禁18個月，連同其他定罪合共判監2年。大家看到數字，5,700宗"起底"投訴個案，卻只有2人被定罪，這數字是非常不合比例，大家亦能理解，可能很多投訴個案無法跟進，可能找不到主事人，或完全未能幫助受害人。由2019年開始，我們看見受害人數非常多，目前起訴披露個人資料的人士時其實有很多掣肘，例如私隱公署沒有刑事調查權和檢控權，須交警方處理，做法非常轉折，私隱公署亦沒有權力強制要求網站將"起底"資料移除。因此非常有必要修訂今次的條例，引入新罪行，並賦予私隱公署有更多權力，藉以加強對"起底"執法。因此非常有必要修訂今次的條例，引入新罪行，並賦予私隱公署有更多權力，藉以加強對"起底"執法。這項條例必須強而有力，並且實行時真的到位，在檢控方面亦要容易處理，最高刑罰必須是監禁，以確保具有足夠阻嚇力。因此我非常支持就"起底"所引入的兩級制的新罪行，當中包括循簡易程序定罪，最高可罰款10萬元和監禁2年，以及循公訟程序定罪最高罰款100萬元和監禁5年。今次的《條例草案》亦賦予私隱公署刑事檢控權和刑事調查權，提高執法效率，亦賦予私隱公署可以強制要求網站、平台移除"起底"資料的權力，保障受害人在個人資料方面的保護。過往私隱公署只能去信相關平台，要求對方移除資料，而如果他們不合作，其實並沒有其他方法跟進，這些資料仍可繼續在網上瀏覽，所以，過往是完全沒有保障的能力來保障受害人。看回數字，其實過往私隱公署亦做了很多工作，曾經有297次去信涉事的18個網站、網上社交平台或討論區的營運商，要求移除超過5,900條連結，最終只有70%，即約4,000多條連結被移除。換言之，仍有1,600條連結沒有被移除，我認為這情況並不理想，所以這也是我們今次修訂《個人資料條例》的原因。此外，我亦非常感謝政府聆聽我們在法案委員會上提出的意見。

首先，合理辯解是免責辯護。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個人資料條例草案》。
過去兩年香港社會動盪及新冠疫情肆虐期間，網上充斥"起底"、仇恨及歧視性言論，已經觸犯道德和法理的底線。大量人士，包括警察、法官、律師、議員等，以及他們的配偶和子女被"起底"。根據警方數據，2019年至2020年間，超過5,500宗的"起底"個案中，2,692名警員及1,715名親屬被"起底"，共3,867人成為"起底"受害者。主席，"起底"是手段，將個人資料武器化，真正目的在於恐嚇欺凌，使被"起底"者無法如常生活。有小朋友不敢上學；有法官因拒絕讓疑犯保釋而被"起底"，並收到死亡恐嚇；有證人因為被"起底"受騷擾而不敢出庭作供；凡此種種，都嚴重危害香港法治與社會和諧。被"起底"的受害人及其家人，飽受心理烙印及精神傷害，部分亦受到財務損失，個人資料被盜竊用於申請貸款，甚至捐贈器官。此外，"起底"一旦發生後，資料在網絡世界長期保留，不受時間或地域限制，為受害人造成深遠創傷。隨着對私隱問題的越加關注，世界多國已立法打擊"起底"行為。澳洲《提高網絡安全法2015》賦權私隱專員公署強制移除有害信息的權力；新西蘭在2015年制定《有害電子信息法》，引入"發布電子信息內容以傷害他人"的罪行；新加坡在2014年已訂立《防止騷擾法》，並在2019年修訂，進一步擴大規管範圍，加強保護被網絡欺凌或被"起底"的受害人。主席，鑒於香港"起底"問題的嚴重性，以及現行法律的漏洞，社會是廣泛支持立法規管"起底"行為。根據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去年委託香港大學進行的調查，約有三分之二的受訪公眾和機構都表示支持加大私隱公署的權力來遏制"起底"。在本周判決的前入境事務處職員瀆職網絡"起底"一案中，法官亦稱政府應考慮就網絡平台加緊立法，如簡化舉證，堵塞漏洞，以懲處相關人士等。《條例草案》正正回應了這些訴求，引入兩級制罪行，將"起底"行為，即在未獲同意下披露個人資料，訂為刑事罪行，並賦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法定權力以進行刑事調查和檢控、送達停止披露通知，以及申請強制令。主席，相關修訂將有利於私隱公署從"無牙"變"有牙"，有實權處理"起底"案件。我將會特別關注在修例後，《條例草案》是否能夠真正達到遏制"起底"行為的目的，並在實施一段時期後檢討是否需要加強規管和罰則。在關注問題方面，首先，私隱公署有沒有足夠人手和能力處理"起底"案件。政府當局應主動檢視，並在有需要的情況下，向私隱公署增撥資源。雖然私隱專員表明會審視每宗個案的嚴重性，以決定是否以其名義行使檢控權力，抑或將較嚴重或懷疑涉及干犯其他罪行的個案轉介給警方或律政司跟進，但無疑私隱公署須要增加培訓，提升私隱公署內部的調查和檢控能力，以肩負反"起底"工作的重任。此外，鑒於私隱公署尚未有前線執法經驗，遇到較緊急的個案時，例如在沒有手令的情況下截停、搜查及拘捕有合理理由相信已干犯罪行的人，或在沒有手令的情況下接達電子器材時，未來可能會在執法過程中出現問題。私隱公署應擬訂執法指引，並向警方學習經驗，在有需要時與警方聯合行動。其次是在海外平台執法的問題。政府新訂的條文具有域外管轄權，即不論"起底"行為是否在香港境內發生，私隱專員亦可送達停止披露通知書予身處香港者，或境外服務提供者，例如海外社交媒體平台。但是，一向以來，海外執法具有複雜性，根據以往經驗，大概有七成網上平台會與私隱公署合作，移除"起底"內容，但其餘三成，絕大部分是港人常用的在海外經營的平台，移除情況並不理想。當《條例草案》通過實施後，停止披露通知將具有強制性，不跟從指示是刑事罪行，並且大型跨國網絡平台在移除非法資料方面已在歐洲的運營中積累了一定的經驗、有應對能力，但無可否認，私隱公署在海外執法方面仍可預見有一定的困難，特別是與香港完全無關的公司或人士。私隱公署唯有加強與海外對口機構的合作，盡力共同解決海外執法問題。主席，除上述兩項私隱公署執行能力的顧慮之外，我認為《條例草案》在保障私隱和資訊流通、言論自由之間已取得合理的平衡，並對私隱專員權力作出了制約。首先，合理辯解是免責辯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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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在香港的員工如果只負責一般市場推廣或行政工作等，沒有權限對這些"起底"內容採取行動，不用亦不需要就有關法律責任過分憂慮。對於停止披露通知，《條例草案》中設立上訴機制，有處理平台意見的通道。此外，現行《個人資料條例》中所提供的豁免條文，例如防止或偵測罪行、健康、新聞活動、統計及研究等，均不會受修例影響。換言之，在香港，言論自由仍受《基本法》第二十七條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十六條的保障，不會損害香港的營商環境。主席，《條例草案》是急市民之所需，不但回應了在過去兩年飽受"起底"困擾的受害者的心聲，更為未來有效保護市民私隱提供了制度、法律上的保障。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個人資料條例草案》。
主席，香港的《個人資料條例》非常落後，我經常說是石器時代的《私隱條例》，多年來一直未能夠與時並進，加上罰則有欠阻嚇力，打擊面又不大，一直都被詬病為"無牙老虎"。之前一直已經有例如酒店、航空公司等多間公司泄漏很多顧客的個人私隱，我們還未處理，但到了現在，情況就更加激烈和惡劣。我們看到自從2019年"黑暴"期間，"黑暴"企圖"攬炒"香港，他們用的其中一個手法，就是對政見不同的人大量"起底"。昨日警方的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的科技罪案組公布，自2019年6月開始，網上湧現大量"起底"行為，受害人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話、身份證號碼、住址、相片、家人資料等，都被人非法披露。截至現時，受害人已經超過4,200人，當中包括一般市民、警務人員、主要的政府官員、各級司法人員、律師、立法會議員——即包括我們——區議員等，受害人和其家人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滋擾，包括電話騷擾、部分個人資料甚至被利用作為申請貸款、器官捐贈和其他公共登記等。主席，我本身都是受害人，但我最關心的，其實是警員和他們的家屬面對尤其惡劣的被"起底"行為。我們知道最少有3,200多名警員和其家屬的個人資料曾經被公開，連小朋友都不放過，都被人"起底"。那時候，很多警察的家人告訴我們，他們連出門口上學都驚，因為驚一出門口就有人傷害他們的小朋友；小朋友回到學校，因為受到"起底"，又被人欺凌、針對；家長、家屬、"警嫂"收到死亡威脅，保護他們就要申請禁制令，雖然禁制令現時也生效，但已放上網的資料並沒有完全移除。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是否可以移除所有資料？我們知道，私隱專員說只有七成獲受理，其餘很多都是沒有辦法移除的資料。我們個人真的收到很多這方面的滋擾，我的個人資料現時一直被放上網。我除了被人不斷電話騷擾之外，登記器官捐贈又有我的份兒，用我的個人資料登記新型冠狀病毒檢測又有。很多立法會議員的家人被騷擾，家中又被騷擾，有人不斷替他們叫外賣，令到有些議員要搬遷。我本身也曾試過在出外回港的時候，在機場就已經被航空公司和機場的職員即時"起底"，他們在網上通報叫人來"接機"，我在機場不同範圍的活動，都可以即時被追蹤，大家可以看到情況是那麼的嚴峻，當時每一個議員的家人對議員的人身安全都非常擔憂。

他們"起底"的行為是為了甚麼？其實就是想散播恐懼，想恐嚇對方，讓他們驚，讓他們互相猜忌，他們驚就不敢出聲，希望做到"誰大誰惡誰正確"，他們惡，將對方"起底"，於是他們就可以出聲；那些被"起底"，被威嚇，驚了，所以就不敢出聲。這樣下去，香港市民便完全沒有自由，沒有發表自己政見的自由，沒有出行的自由，甚麼自由都沒有了，也令到大家對法律和社會秩序失去信心。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就"攬炒"成功。所以，一直以來，我們都認為《私隱條例》是要修訂的。現時政府說修訂整項《私隱條例》要下很大工夫，所以先完成"起底"刑事化。"起底"刑事化，就是阻止那些別有用心的人將個人資料武器化，所以，我是非常贊成和支持的。這次條例修訂訂立了如何可以遏止"起底"行為的罪行，分了兩級制，有循簡易程序審訊和可循公訴程序審訊的罪行，我認為是非常合理的，亦賦予私隱專員刑事調查和檢控的權力，因為現在是"無牙老虎"，以後便有少許"牙齒"了。另外，也賦予私隱專員法定權力要求停止披露涉及"起底"行為的內容，即是在網上的資料要被移除，有了這些法定權力，相信可以做到多些事。但是，正如我所說，資料上傳了互聯網，可能以後都在那裏，要完全移除在網上的資料是非常艱難，所以，最重要的是必須要有一定的阻嚇力。

雖然她現在被判處監禁三年零九個月，但我們仍然會問：為何這種情形會出現呢？連政府內部也保障不到個人私隱，可見整個社會，包括政府內部，對個人資料、私隱的保護很不足夠。我認為這次立法是遲來的公義，因為海外很多地方其實都有很多法例保障私隱，以及就"起底"行為作出規管。我之前曾多次提出，新西蘭在2015年已經有《有害電子信息法》，規定若任何人意圖發布電子信息的內容是傷害其他人，便已屬犯法；新加坡在2019年提出《防止騷擾法》，建議把"起底"和網絡欺凌納入刑事罪行，犯法的人可被判罰款和監禁；歐盟的《通用數據保障條例》就有"被遺忘權"，容許所有歐洲公民要求網絡公司移除有關被侵權者的負面信息；內地亦修訂未成年人保護法，家長可要求網絡公司刪除被泄露的未成年人的資料。

雖然現在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這次修例亦是走出一步。我很希望政府可以盡快全面檢討和修訂《私隱條例》。

當人們不應該保存這些資料時，亦應該要有國際標準的銷毀方法。

我們之前聽到很多人表示，經這次修例後，IT公司、平台便會全部撤走，然後香港人亦會完全沒有言論自由。第一，已經多次澄清，今天亦證實這些網上平台並沒有撤離香港，而且很多國家其實都有這些法例，這些公司亦習慣了按照這些法例做事。第二，主席，言論自由和每個人的自由都是有規範的，個人的自由不包括傷害其他人的自由，所以，這次修例是很有必要，而我們是極為支持的。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個人資料條例草案》二讀。《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加強打擊在未經同意下披露他人的個人資料，以致他人受損或自己得益的行為，即是所謂"起底"行為。《條例草案》建議把有關行為列為刑事罪行，並賦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相關的調查、執法和檢控權力。

首先，必須不斷追查。第二，有否有系統地追查？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個人資料條例草案》。代理主席，在打擊"起底"方面，過去，議會內不同同事都非常着緊，希望政府方面能夠以有效的法律方式，應對、打擊這些"起底"行為。當然，大家都記得——言猶在耳——在2019年"黑暴"的時候，各種"起底"對很多人造成很多傷害。不單公眾人物，甚至——我們記憶中——很多警員和警員的親屬都被"起底"和傷害，繼而可能遭受恐嚇等。這種種網絡欺凌其實仍然歷歷在目。所以，代理主席，我們歡迎政府終於能夠回應立法會的要求，真的能夠為着打擊"起底"行為而制定今次的《條例草案》。

就這個兩級制，其實當時在政制事務委員會上，我本人加上很多委員都認為，政府應該是為了有一個有效的手段應對"起底"行為，所以才引入這個兩級制安排。《條例草案》最原始的版本要求明確證實"起底"行為對資料當事人或其家人造成傷害，才能夠將"起底"人入罪，而我記得，當時委員會內很多同事在聽到第一個版本時，都認為其所謂需證實的傷害，其實不容易舉證，所以，就這方面，大家深怕會因為無法證實所謂的傷害，結果導致很多進行"起底"的不法之徒可以走"法律罅"來脫罪。

所以，政府提出今次這個兩級制的建議，我認為是政府從善如流，有聽取我們的意見。

簡單而言，如果當局要求某平台停止再上載某些資料，並要求其將有關資料下架——就是如此簡單而已——它可能有機會有一些免責辯護，以免除它一些民事責任。

或者稍後辯論修正案的時候，其他同事可能會就此再次發言。不過，我覺得政府樂意聽取議員的意見，作出恰當的修訂，這是一件好事。我想提出的另外一點，是有關未來的人手編配，因為我們知道，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將會獲賦予更大權力。我們經常說，要有足夠的人手配備和配套，有足夠的權力作出相關執法。我們所說的人手配套和配備，必須要足夠，畢竟"起底"相關罪案的數字其實並不小。

我們知道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過去我們所看到的林林總總"起底"情況依然存在。所以，如果要有效打擊和應對"起底"行為，除了要有這項法例，相關執法工作所配備的人手也一定要足夠，否則，空有這一項法例，但執法機關部門卻不是認真重視的話，我擔心有關法例最後又是無法發揮真正作用。所以，我覺得要配備足夠人手以呼應今次《條例草案》的修訂，真正有效打擊"起底"罪案。我認為這絕對有必要。

這項條例草案旨在針對近年網上"起底"活動急增，修訂和訂立關於在未獲同意下披露個人資料的罪行，以及賦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新的執法權力。代理主席，根據現行的《個人資料條例》，若有人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而披露取自該資料使用者的個人資料，且該項披露導致該資料當事人蒙受心理傷害，即屬犯罪。然而，近年"起底"活動激增，尤其是自2019年6月反修例風波發生以來，不少政府官員、執法者、公眾人物及其家人和朋友都被人肆意"起底"，個人資料經常在網上平台散布及轉載，相關資料當事人受到各種滋擾和極不恰當的對待，例如一些警員的子女被人"起底"之後，在學校遭到歧視甚至欺凌，以致弱小心靈受創。儘管法庭曾經應有關方面的要求，批出多項臨時強制令，以保護特定群組或人士免被"起底"，但由於強制令屬於民事補救性質，違反強制令並不會留下刑事紀錄。同時，鑒於第486章的現行條文並非為處理這類"起底"個案而設，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和警方在追尋"起底"內容的來源時，往往無法確定資料使用者的身份，以及有關的個人資料是否在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下取自該資料使用者，令執法行動遇到重大困難。因此，不但社會有強烈的訴求和聲音，執法當局也有迫切的需要，以盡快修訂現行條例，更有效地遏止"起底"行為。《條例草案》於今年7月21日提交本會，隨後本會成立了法案委員會進行審議。作為法案委員會的委員，我認為《條例草案》的主要內容和其涉及的一些爭議，都值得大家關注。就未經資料當事人同意披露個人資料，《條例草案》引入兩級制的兩項新罪行。第一級罪行是簡易程序罪行，披露者如果意圖導致該資料當事人或其家人蒙受任何指明傷害，或罔顧是否會導致該當事人或其家人蒙受任何指明傷害，即屬干犯第一級罪行，可處第6級罰款及監禁2年。第二級罪行是可公訴罪行，如果某人披露個人資料，而此項披露包含第一級罪行的元素，並且對資料當事人或其家人實際造成任何指明傷害，即屬犯罪，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罰款100萬元及監禁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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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政府當局向委員提供的資料，新加坡、新西蘭及澳洲等司法管轄區就"起底"罪行施加的罰則，與《條例草案》建議的罰則相若。更值得注意的是，現時，私隱公署在第486章下並沒有處理刑事個案的調查及檢控權力，難免被一些人視為"無牙老虎"。

《條例草案》將授予私隱專員對相關罪行的調查及執法權力，同時，私隱專員能用本身的名義檢控某些罪行。大家都認同這項改革，但部分委員關注私隱公署有否足夠人力資源和相關的經驗以執行新的調查及檢控工作。當局表示，私隱公署將申請額外資源，並會聘請具有專業知識的合資格人員，以及加強對員工的相關培訓。如有需要，私隱公署將與警方採取聯合行動。

這個機制旨在盡快移除"起底"信息，從而減輕資料當事人及其家人蒙受的傷害。不過，原本擬議的條文中，有一項免責辯護，即就某被控違反停止披露通知的人，如確立由於有招致民事法律責任的風險存在，期望該人遵從該通知是不合理的，即為免責辯護。部分委員質疑此免責辯護的涵蓋範圍過於廣泛，會削弱私隱專員的相關權力及執法能力。政府當局亦從善如流，表明將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動議一項修正案，刪去上述條文，改為加入新訂的一項豁免條文，保障接獲停止披露通知的人無須承擔因遵從該通知而可能招致的民事法律責任。總括而言，法案委員會支持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也支持政府當局擬動議的修正案。代理主席，要有效遏止各類近年越演越烈的"起底"行為，除了修訂法例，加強私隱公署和私隱專員的執法權力和能力，同時也應加強公眾教育和宣傳，推廣反"起底"的信息，特別是加強向兒童及年輕人推廣保障自己的個人資料私隱和尊重他人的個人資料私隱的重要性，以及提醒相關網站和社交平台的營運商，需慎防其平台被濫用而淪為侵犯個人資料私隱的工具，以免觸犯法例。社會各界也應致力傳播正能量，共同抵制不良的社會風氣和網絡行為，養成堅決向"起底"行為說不的習慣，才可望做到治標兼治本。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將"起底"行為訂為刑事罪行，並授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對"起底"行為進行調查和檢控。目前，私隱專員無權打擊"起底"行為，只可以去信有關的網站平台，要求移除"起底"內容。由於不具法律約束力，只有約七成網站平台願意移除這些內容。私隱專員實際上只是一隻"無牙老虎"，有問題都要轉交警方調查，檢控亦要交律政司進行，根本費時失事，無法有效打擊"起底"行為。法例修改後，私隱專員便有刑事調査及檢控權，可以親自一手一腳地執法，大大加快打擊工作，做回一隻真正的老虎。代理主席，"起底"是一種懦夫行為，目的是要人噤聲，令受害人蒙受巨大的心理壓力，甚至威脅受害人的人身安全；他們的姓名、住址、電話、身份證、車牌，以至家人和小朋友的資料都被公諸於世。任何人一旦個人私隱被公開，會被不法的網民公開批鬥、恐嚇，甚至會被人盜用資料去借錢，小朋友上學時更可能成為欺凌對象，受害人要在惶恐中度日，而且資料一旦上網，根本無法全面移除，可以影響受害者一生。在"起底"陰影籠罩下，如果不想私隱被公諸於世，有心發聲的人唯有選擇噤聲。因此，"起底"絕對是一種反言論自由的行為，是可耻的恐嚇，最後更成為"黑暴"勢力打擊不同政見人士的工具。事實上，自2019年6月至今年6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接獲及主動發現超過5,800宗關於"起底"的個案，有大量是"黑暴"勢力針對執法人員，甚至針對法官和議員的個案，已經達到無法無天的地步。私隱公署已將超過1,400多宗個案轉交警方調查，警方共拘捕17人，當中只有2人被定罪。此外，由2019年11月至今年4月，私隱公署亦將60宗違反法庭禁制令的"起底"個案轉介予律政司，當中有4人被定罪。從數字上看，"起底"個案已經多至不能容忍的地步，但成功檢控卻少之又少。另外，在星期一，法庭重判了一名人境事務處職員入獄45個月。這名職員多次登入人境事務處系統，偷取215名官員、法官、警員、議員及藝人的資料，交予一些"起底"頻道發放。法官怒斥被告猶如施行"網絡恐怖主義"，形容被告行為歹毒；外泄資料將永久流傳，令大批公職人員飽受心理烙印和恐懼。不過，必須注意，今次被告得到應有懲罰，是因為被控以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情節相當嚴重，而不是被控以與"起底"有關的罪名。然而，從今次案件，大家明白到"起底"刑事化是必須做的事情。另外，《條例草案》亦規定私隱專員獲授刑事調查權，可申請手令搜查處所及電子器材；若在緊急情況下未有手令，亦可以截停、搜查和拘捕人。"起底"罪行將設立兩級制，剛才已有同事詳細解釋了，我便不再重複。我相信兩級制的做法是有必要的，第一級的定罪門檻相對較低，是有效的做法，因為若門檻太高，可能沒有足夠阻嚇力，最後只會形同虛設。此外，當法例通過後，私隱公署計劃成立刑事調查組。

我相信，私隱公署現時有足夠權力，但如果欠缺一些有豐富經驗的人士執法，最後無法成功拘捕疑犯，或者告不入，法例也是形同虛設。所以，私隱公署最好直接聘請有經驗的執法人員，相信各位議員都會樂意批出撥款。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個人資料條例草案》的二讀。《條例草案》開宗明義針對"起底"行為，建議訂為《個人資料條例》下的刑事罪行，並賦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進行刑事調查和檢控，以及賦予私隱專員法定權力送達停止披露通知並申請強制令等。我認為這次修訂是遲來的正義，但遲到總比不到好。事實上，本會大部分同事和我本人也是惡意"起底"行為的受害者；住址、電話號碼等個人資料被公開，引起個人及家人的各種不便，甚至令他們擔心人身安全受威脅，而泄漏者卻難以追査，張貼泄漏資料的平台亦無須負上任何責任，對資料被泄漏的受害者而言是極大的不公義。近日一宗案件涉及一名入境事務處文書助理濫用職權，獲取包括官員、政要、法官、警員、立法會議員，以至藝人等215人的個人資料，供網上"起底"群組發布。事實上，近年"起底"行為極為嚴重，並有普遍化的趨勢。尤其在前年，反修例運動引發的街頭暴力猖獗，仇恨和暴力伸延至網上世界，社會上不同政見人士被"起底"，個人資料隨處被公布及被利用作針對、欺凌、滋擾和威嚇，保護私隱成為空話。

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前，更不時有人在網上鼓吹殺害警員家屬，甚至狂言"禍必及妻兒"等。現行《私隱條例》的規管對象為資料使用者，定罪門檻是"未經資料使用者同意"。然而，在絕大部分"起底"個案中，資料在網上平台被隨意散布分享，經多番轉載，來源無法追尋，私隱公署難以根據現有《私隱條例》第64條作進一步跟進。此外，現時私隱公署要求網上平台移除"起底"連結，縱使個別網上平台有遵從私隱公署要求移除有關的連結，但相關要求在法律上不具強制性。據資料顯示，私隱公署曾主動聯絡涉及"起底"個案的18個相關網站、平台或討論區的營運商，要求移除5,905條連結，當中只有約七成被移除，亦即有三成泄漏的資料仍然在網絡世界任人瀏覽。更甚者，私隱公署轉介了超過1,460宗個案予警方作刑事調査及考慮檢控，只有17名涉嫌違例人士被捕，只有2人被定罪。由此可見，更新現行條例，將"起底"行為訂為刑事罪行，以更有效地遏止"起底"及網絡欺凌的行為，非常重要和迫切。事實上，本會一直責成當局盡快研究如何修訂條例，以更有效地遏止"起底"行為。在今次修訂之中，引入兩級制新罪行，分別循簡易程序審訊及循公訴程序審訊。前者針對未獲資料當事人同意下披露其個人資料，而披露者意圖或罔顧該披露導致資料當事人或其家人蒙受指明傷害；後者則針對披露個人資料對資料當事人或其家人造成指明傷害，罰則較重。修訂更加更新了《私隱條例》第642條的現有罪行，除保障資料當事人外，亦對其家人提供保障，更合乎比例地反映"起底"行為的嚴重性。除此以外，《條例草案》不只追究"起底"黑手；如果有關的平台未有按照法律要求移除有關資料，亦需要負上刑責。過去私隱專員在要求海外平台移除涉及"起底"內容的網頁連結時遭遇困難，涉事一方始終身在非香港的司法管轄區，通知並沒有實際效力。修例後，私隱專員將有域外管轄權；無論披露資料的人在香港或海外，私隱專員都可以強制要求網絡服務供應商在指定時間內封鎖"起底"網站，以及海外社交平台移除"起底"內容，違者可處以罰款10萬元和監禁兩年。雖然社會以至法案委員會都擔心，《條例草案》通過後，域外管轄權的執行未必順利，但相信有了明確的法律依據要求平台移除資料，相關跟進工作至少可以比之前更順利。過去幾年，本會一直有同事在政制事務委員會提倡賦予私隱公署刑事調查和檢控的權力，以更有效地處理《私隱條例》下的刑事案件，無須必定將事件轉介予警方，再交由律政司作出檢控。今次修訂落實賦予私隱專員權力處理較輕微的個案，作出刑事調查，以及於裁判法院提出檢控；並授權私隱專員申請手令以進入並搜查處所，在緊急情況下可無需手令而接達電子器材，在持有合理理由的情況下可無需手令而截停、搜查及拘捕有關人士，大大加強了針對"起底"罪行的執法行動的能力和效率。針對大規模或重複違反《私隱條例》第64條的情況，私隱專員更加可以向法庭申請禁制令，禁止正在發生或將會將生的"起底"行為。此舉將可以避免之前的大規模"起底"行為再次發生，甚至防"起底"於未然。代理主席，當然，除更新法例及加強執法外，私隱公署亦須加強網上巡查及宣傳教育，說明"起底"行為有機會觸犯《私隱條例》並構成刑事罪行，並且需要協助網站、網上社交平台或討論區的營運商了解新法例，避免其平台被濫用作為侵犯個人資料私隱的工具。在加強教育方面，當局應該特別注重對中小學生解說有關個人資料私隱的概念，以及提醒他們注意避免觸犯與"起底"相關的刑事罪行。尤其現時網上討論區及社交平台上"起底"行為及分享連結的習慣相當普遍，青少年要明白相關行為存在承擔若干法律責任的風險。當局亦要避免"起底"行為在校園環境滋擾及騷擾學子及教職員。當然，為了有效地落實上述法例，適合地提供額外資源和加強執法能力，是事在必須的。代理主席，個人資料被"武器化"，對受害人的影響嚴重。資料一經泄漏，等同永久披露，對受害人及其家人構成實質的滋擾、騷擾和威脅，亦會對他們的心理及精神造成傷害。不少人因為害怕被"起底"而不能夠公開表達自己的意見，文明社會絕對不應該容忍這種行為。

於前年發生修例風波期間，大家也曾目睹"黑暴"人士為了攻擊、欺凌及恐嚇不同政見人士，便製造白色恐怖，透過各種渠道對他們進行"起底"，然後把所掌握的官員、建制派議員和警務人員等人士的個人資料在網上披露，令這些私隱曝光的官員、議員和警務人員飽受滋擾及深感不安。

他們不但針對政見不同的人士，更將其家屬的個人資料上載互聯網，甚至揚言要帶同麻包袋前往接警務人員的年幼子女放學。這些劣行不但違反《個人資料條例》，更已逾越文明社會的底線。

我認為，這些針對現實中猖獗的"起底"行為而作出的修訂，既能更有效打擊"起底"行為，亦能令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更迅速並有效地就"起底"個案進行調查及檢控，而且還能有效阻止"起底"資料的散布，因此值得我們支持。我特別認同和支持的一點，是《私隱條例》向來只着重保障資料當事人的權益，而這次修訂，把資料當事人的家人亦納入保障範圍內，針對性地處理對資料當事人及其家人造成傷害的"起底"惡行。我認為，這是十分人性化的修訂，合情合理和符合公眾期望。

對此，我當然百分百支持。此外，根據《條例草案》第66N條，有關人士如對停止披露通知有異議，可在有關通知發出的14日內，向行政上訴委員會提出上訴反對該通知，而上訴程序不會影響停止披露通知的施行。我認為，加入此條文，便能在保障資料披露人士的合法權益和執法之間取得平衡，實屬合宜。

我相信不少市民也有同感，那就是政府部門辦事效率低，在處理投訴方面，更沒效率可言，一直給人效率極低的印象。舉例而言，處理一則簡單的投訴，往往也需時半年至一年才會有結果，這容易令市民對政府產生負面的觀感。

代理主席，雖然社會廣泛支持打擊"起底"行為，但我留意到，不少人對《條例草案》的了解仍然不夠透徹，有人擔心《條例草案》會影響新聞自由和限制市民的權利。較早前，有外國傳媒更借《條例草案》大做文章，斷章取義地表示，一些海外網絡服務平台會因這項立法修訂而停止在港提供服務，這令社會各界甚為關注。幸好政府和相關機構從速作出澄清，才避免此事進一步發酵。因此，我希望當局能加強宣傳，讓市民對《條例草案》有正確的認識，以免被一些失實報道誤導。

對於受害者/當事人而言，保障何在？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個人資料條例草案》。
代理主席，為何要將"起底"刑事化呢？其實很簡單，便是要回應有人將"起底"武器化的情況。除了引入懲處外，亦希望發揮阻嚇作用，以及藉此加強教育，特別是社區的教育和提升網絡素質，防止這些情況再次發生。主席，1995年通過的《個人資料條例》，很多同事也說是"好睇唔好用"，以往被詬病是"無牙老虎"，現在很明顯是要替這隻老虎補牙。問題發生在哪裏呢？大家也同意，2019年的顏色革命和"黑暴"為香港帶來最混亂、最黑暗的時期，一撮人只要被政見沖昏頭腦，便會失去他們的道德和文明標準，即使平時堆砌得多高也好，在政見前，這些文明和道德標準均完全崩塌，更迷信於違法達義，將這些洗腦的"黑暴"文宣照單全收。另一個問題是，廣泛的"起底"行為也是其中一個反映道德和文明標準淪陷的情況。有法官近日在判詞裏提到，有關的"起底"或泄露個人資料的行為不單瀆職，同時其目的是更為廣闊和歹毒的，雖然發放資料的人只是輸入數個字然後按掣，手不沾血，但其實她是否出於簡單的無知呢？是否純粹的惡作劇呢？又或純粹表達不滿呢？

因為被"起底"的人主要是警隊及其家人，另外也有法官、官員、議員，以及其他公眾人士，而為何這些被"起底"的人以警察佔最多呢？很簡單，正如法官的判詞所說，這是屬於網絡恐怖主義的心理戰，不單要打擊警隊執法時"止暴制亂"的士氣，同時也想令一些不同意見的人收聲，同時背後還有更激進的用意，就是要鼓動同路人作惡。大家也記得在"黑暴"初期，有幼稚園教師打學生，而這些所謂的同路人，很可能在你身邊。所以，發放這些資料的背後動機，是絕對歹毒的，更可能是要吸引或呼籲一些不理智的人行兇。因此，這些情況是不能縱容和必須盡快處理。

而當這名犯事人被拘捕後，網上的"起底"行為減少了九成。主席，換句話說，正如我們很多同事所說，每個擁有個人資料的政府部門以至私人機構，似乎都應有責任保管好這些資料。

大家都留意到，在"黑暴"時期，有人自稱在暴動現場受傷，他們通常會被送院，但送到醫院時，他們的受傷資料很快被披露，不知為何不受個人私隱資料的限制，披露有人受傷、如何受傷及甚麼情況。

這個一正一邪正正造成"爆眼女"事件，製造了一件懸案，讓社會有未審先判的印象，令事件鬧大，推高暴亂的氣焰。這個情況究竟如何處理呢？我曾提及，從公眾利益角度而言，醫管局應有責任披露部分資料，令這些暴亂的謠言不能夠再流傳下去。但是，為何到現在都處理不到呢？

這些是否算是個人資料呢？我覺得，為了防止將來再有"黑暴"事件出現，政府要從公眾利益的角度，審視如何披露一些有利於平亂的資料，從而避免再發生這些情況。今次的《條例草案》可以打擊"起底"行為，賦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刑事調查及檢控的權力，可以要求服務提供者將涉及侵犯個人資料的"起底"內容，在指定時間內移除，盡快停止對當事人的傷害。雖然這是好的跟進，但判案的法官亦指出，這些資料被上載互聯網後會被轉移位置，其實很難完全根治，就好像輻射般，永遠揮之不去。

眾所周知，2019年"黑暴"事件引起的一項廣泛關注，是公職人員被"起底"而無法執法的問題。

這種情況的確引起大家的深切關注，並希望通過法例懲罰進行俗稱"起底"活動的人士，對付這種惡行。但是，很可惜，當局時至今日才開始進行立法。

我認為是次立法可發揮一定阻嚇作用，因當中將會授權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就相關罪行進行調查及執法，亦即除了有法可依，亦有人員專責處理。此外，在法律上會引入兩級制處理擬議罪行，以避免訴訟需時。

正如剛才一些同事所說，有警務人員的子女被"起底"，不僅在學校被指指點點，往返學校也面對很多不便，這種種無形壓力，均令我們感到越快制止這些行為越好。

有些地方會很清楚訂明哪一類傷害屬指明傷害，其嚴重性須達到甚麼程度才屬於指明傷害。有些國家甚至要求要有暴力的元素，又有些國家講求相關行為的重複性，要有兩次或以上才構成犯罪元素。

執行當局是一個比較斯文的文職部門，雖然在座局長也是由武官轉做文官，但由文官轉做武官或由文職部門執行武官職務，有時候的確需要適應，在這方面已有多位同事提及，我無需重複。

自政府於2021年7月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以來，坊間對《條例草案》作出不少深入討論，而社會各界普遍認同打擊"起底"以保障個人資料私隱的重要性和急切性。事實上，網絡世界無遠弗屆，"起底"訊息很容易憑藉社交平台、網上論壇或通訊軟件等散播，當中往往涉及威脅、恐嚇或具騷擾性的言論，對資料當事人及其家人造成巨大的傷害。"起底"者善於挑動民眾的情緒和仇恨，以受害人的政治立場評定對錯，試圖搶佔道德高地，甚至以"違法達義"作為藉口，掩蓋惡意"起底"的根本事實，行為卑劣。是次《條例草案》的主要修訂範疇包括：一訂立針對"起底"行為的刑事罪行；二賦予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刑事調查和檢控的權力；及三賦予私隱專員法定權力要求停止披露"起底"內容。今天我希望就法案委員會上委員關注的議題作扼要回應。第一，委員關注"指明傷害"中的心理傷害門檻是否難以確立，並舉例指政治人物心理素質一般較佳，控方或較難證明該政治人物蒙受心理傷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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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級罪行則是在第一級罪行的犯罪元素的基礎上，加上對相關資料當事人或其家人造成可證明的"指明傷害"。兩級制"起底"罪行以資料當事人或其家人有否蒙受"指明傷害"去釐定案件的嚴重性，更有效地打擊"起底"行為。《條例草案》中"指明傷害"的定義，與較早前律政司司長向高等法院就禁制"起底"行為所申請的禁制令所採用的用字大致一致。第二，委員指出控方需證明"起底"者有意圖或罔顧該資料披露對資料當事人或其家人造成傷害，或會對檢控構成挑戰。就此，我們希望指出控方一般需要向法庭證明被告有意圖犯案，這做法在其他的法例中亦十分普遍，例如在《侵害人身罪條例》中，任何人意圖對他人造成身體嚴重傷害，而以任何方式非法及惡意傷害任何人或導致任何人身體受嚴重傷害，即屬犯罪。我希望藉今天的機會提醒市民，即使在私人群組轉發資料當事人的個人資料，如果未經資料當事人同意，並有相關意圖或罔顧對資料當事人或其家人造成"指明傷害"，亦有可能干犯"起底"罪行。第三，委員關注到私隱專員在《條例草案》通過後能否有效行使《條例草案》下的相關刑事調查和檢控權力，以打擊"起底"罪行。就此，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已按既定機制申請額外的人手和資源，並會考慮聘請具刑事檢控經驗的律師或退休的執法人員，以應付將來的刑事調查和檢控工作。有需要時，私隱公署亦會和警方採取聯合行動，共同打擊"起底"罪行，並已邀請警方向私隱公署人員分享經驗和提供相應培訓，以助執法。

其實我也希望就這點再重申，即使私隱公署人員獲授予刑事調查和檢控的權力，並不等如警方不再支援私隱公署的執法行動。

另外，亦有委員詢問有關條例能否促使海外網上平台遵從停止披露通知，移除相關"起底"內容。就此，根據私隱專員過往的經驗，海外網上平台大多有其公司政策，規定在平台上的內容不能違反當地相關法例，因此我們有信心絕大部分海外網上平台在《條例草案》通過後，均會遵從法例下發出的停止披露通知。在極端情況下，私隱專員可要求相關網絡供應商封鎖"起底"網站，盡快移除相關"起底"訊息，減低資料當事人或其家人所受的傷害。此外，我們在審議過程中仔細考慮了容海恩議員在法案委員會提出的建議後，認為合理可取，因此會在稍後的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提出相關修正案，建議刪除有可能招致民事法律責任風險作為違反停止披露通知的免責辯護，而改為加入豁免條文，免除任何因遵從停止披露通知而可能招致的民事法律責任。此修正案已獲得法案委員會的支持。這一方面有助盡快移除"起底"訊息，另一方面釋除因遵從停止披露通知而招致民事法律責任的疑慮。

《條例草案》獲通過後，私隱公署會向市民大眾加強宣傳和教育法例的內容，一方面阻嚇"起底"罪行的發生，同時亦令市民明白法例的精神和規定，有所依從而不會誤墮法網。此外，因應剛才議員的關注，認為政府應該盡早就《個人資料條例》進行全面檢討，並與時並進，因應最新的情況作出完善。

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審議《2021年個人資料條例草案》。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委員已獲得通知，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及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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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至14條。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會動議修正案，旨在修正第10條。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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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我會請委員發言。合併辯論結束後，全體委員會會先表決沒有修正案的條文納入《條例草案》，然後表決修正案。

主席，我將會就《2021年個人資料條例草案》動議修正案，建議在《條例草案》刪除因遵從停止披露通知而產生任何民事法律責任的免責辯護，改為加入豁免條文，豁免因遵從停止披露通知而可能招致對第三者的民事法律責任。

《條例草案》建議的停止披露通知機制旨在盡快移除"起底"訊息，以防止或減低對資料當事人及其家人的傷害。

經研究本地法例後，我們留意到現時香港的其他法例並沒有類似擬議第66O2b條的免責辯護。相反，一些法例設有豁免條文，向被施加某些要求的人提供保障，即該人如遵從要求，則可免負可能招致對第三者的民事法律責任。該等豁免條文的例子包括《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80條及《財務匯報局條例》第54條等。

在實際操作上，這項條文能確保"起底"訊息能盡快得到移除，同時亦能保障接獲停止披露通知的人，免除該人因遵從通知而可能招致的民事法律責任。此做法較《條例草案》現時擬議第66O2b條所訂的"免責辯護"更為可取。我們已向法案委員會介紹上述有關的修訂，並獲得法案委員會的支持。我懇請委員支持動議的修正案，多謝主席。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剛讀出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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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1年個人資料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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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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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個人資料條例草案》。